主席，本人謹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議事規則委員會2017-2018年度會期的工作進度報告，並簡介委員會數項主要工作。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內研究了多項議題，包括與立法會會議有關的程序安排、立法會主席的選舉提名程序，以及議員在立法會和委員會會議進行期間及以外時間的行為等。此外，委員會亦有考慮議員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主席，委員會曾討論有關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以答覆議員質詢，以及改善議員質詢時間的擬議安排，並就此徵詢議員和政府當局的意見。委員會總結有關建議後，同意要求在現有的行政長官答問時間以外，行政長官在每一立法年度內每月舉行一次30分鐘的額外質詢時間。有關建議安排得到政府當局採納並在本立法年度內落實。至於改善議員質詢時間的擬議安排，則因議員未有共識，需於稍後再作討論。本屆立法會議員普遍支持應在選舉立法會主席的程序中加入條文，規定候選人在提名程序中加入聲明，以確定符合《基本法》有關國籍和居港年期的規定。議事規則委員會在本年度繼續就聲明的形式作出討論，並徵詢全體議員的意見。因應較多議員認同候選人須作出符合《宣誓及聲明條例》規定的法定聲明，委員會將研究如何落實有關安排，包括修訂《議事規則》的細節。部分議員在本立法年度初期，曾就修訂《議事規則》多項條文提出擬議決議案。修訂內容包括列明立法會主席選取修正案的權力，以及修改立法會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等建議。因應立法會主席的要求，委員會曾審議有關的擬議修訂，但除一項修訂外，無法就有關建議達致共識。最後，議員各自向立法會提出修訂。獲通過的修訂已詳列於工作進度報告的附錄。此外，委員會亦討論了議員在立法會和委員會會議進行期間及以外時間的行為舉止等議題，當中包括就議員行為不檢作出懲罰的機制。委員會稍後將就有關事宜徵詢全體議員的意見。主席，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各位對委員會的支持，並感謝秘書處的努力協助。多謝主席。

我只是按照《議事規則》和立法會秘書處的一貫做法，盡量從比較中性的角度發表有關報告。

何俊賢議員就"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2017-2018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年度的主要工作。在食物安全及供應方面，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建議修訂《食物攙雜規例》及在香港實施《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的建議。委員亦歡迎當局進行"使用中的煮食油"的顧問研究，以及推行新措施培養低鹽和低糖的飲食文化。政府當局建議，有條件解除對來自日本茨城、栃木、千葉及群馬縣的所有蔬菜、水果、奶、奶類飲品及奶粉實施的進口禁令，但繼續禁止進口來自福島縣的受禁制產品。委員關注進口食物的安全，促請當局嚴格把關，確保來自該4個縣的進口食物的輻射水平符合安全標準。在環境衞生及小販管理方面，委員支持當局將網絡攝錄機計劃，逐步推展至全港各區的衞生黑點，以試行一年。委員亦支持食物環境衞生署更換現有的無線電通訊系統，以提高小販管理工作的能力和效率。委員關注骨灰安置所設施的供應及使用情況。政府當局建議就使用公眾龕位訂立可續期安排，以及在日後的龕位編配工作中，給予之前未能中籤的申請者額外的抽籤比重，讓他們有較大的中籤機會。大部分委員均支持兩項建議的大方向。在動物福利方面，委員普遍支持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的建議，擴大該條例第56條內"動物"一詞的涵蓋範圍，把貓和狗納入現時只涵蓋馬、牛、驢、騾、綿羊、豬或山羊7種動物的範圍，以規定司機在遇有涉及損害這些動物的交通意外時必須停車。委員亦促請當局為動物福利機構提供支援，繼續推行流浪狗"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研究公眾街市事宜小組委員會已展開工作，研究和跟進有關公眾街市的政策及措施。最後，我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以及立法會秘書處所付出的辛勞。

主席，我謹以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由於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詳細載述在報告內，我只會向本會重點闡述事務委員會的主要工作。事務委員會繼續跟進保障僱員權益的立法建議的進度。委員察悉，當局已就法定侍產假由3天增至5天的法案提交立法會。至於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的對沖安排，雖然部分委員及商界仍然對政府當局的最新構思有所保留，但政府當局表示，正與主要持份者交流意見，以期制訂出較為可接受的建議。大部分委員促請當局盡快完成整項工作，並盡早提交相關立法建議。委員關注到，大部分賺取法定最低工資的僱員為政府外判合約工人。事務委員會通過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外判標書評審機制、加強扣分制的阻嚇作用，以及檢定標準僱傭合約內容，以改善外判員工的僱傭福利。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持續進修基金運作的檢討結果。委員歡迎各項優化措施，並要求當局考慮提高報讀有關課程的資助額、撤銷申請人的年齡上限，以及擴闊課程的涵蓋範圍。因應委員的意見，當局同意將資助上限由每人1萬元增加至2萬元。委員亦曾討論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委員促請當局加快提高違反職業安全和健康法例的罰則水平的立法工作。大部分委員對於當局決定不推行標準工時和超時工作補償的立法建議表示失望，並且認為當局計劃制訂的11份行業性工時指引未能解決僱員長工時的問題。事務委員會會繼續跟進相關指引的成效。此外，事務委員會曾討論為有就業困難的求職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以及人才清單的制訂。委員認為，當局應推算特定行業的人力需求，致力培訓本地人才，以配合市場需求。

主席，本人謹以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本年度工作報告，並簡述事務委員會工作重點。在發展創新及科技方面，委員支持在香港科學園設立兩個創新平台，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以推行包括科技專才培育計劃的新措施，以及撥款予香港科技園公司，以支援醫療科技等研究。委員建議優化創科基金下資助計劃的申請及審批程序，並促請當局進一步鼓勵研發投資。就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委員認為合資格申請企業不應限於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的租戶及培育公司。當局亦應清楚解釋推出計劃的理據，以釋除對海外及內地科技人才與本地人才爭奪就業機會的疑慮。委員支持當局就"一帶一路"辦公室提出的人手編制建議。委員促請當局協助本港金融服務及法律專業界別等打入"一帶一路"市場，並認為當局應牽頭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定統一的商事法典。就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於2017年年底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委員促請當局與歐洲聯盟簽訂類似協定，並要求當局協助不同專業服務行業"走出去"，把握自貿協定所帶來的商機。委員支持向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和向市場推廣及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注資的建議，並呼籲當局與工商組織合作，向中小企推廣各項資助計劃。委員亦促請當局與香港金融管理局跟進在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營業務的中小企在開立銀行戶口方面所面對的困難。就經貿發展方面，委員關注香港與正為脫歐作準備的英國政府進行策略性對話的進展，以及詢問香港會否與美國政府開展類似的策略性對話。委員亦建議當局探討香港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可能性。此外，委員建議當局參考以色列政府的經驗，就每個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訂立關鍵績效指標，以評估其工作成效。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詳列於報告內，本人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廖長江議員就"政制事務委員會2017-2018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重點匯報事務委員會於本立法年度的商議工作。政府在去年年底發表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並且諮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然而，當局建議不對選舉調查規管作任何改動，以及維持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部分委員對此表示失望。政府當局承諾會研究與投票時間相關的多項議題，再建議未來路向。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有關2018年立法會補選的實務安排，委員就投票站的安排，以及處理個人資料及保安指引等事宜進行了詳細討論，亦向政府當局提出了多項的建議。政府當局就《國歌條例草案》的建議內容概要諮詢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舉行了兩次特別會議，聽取公眾意見。委員向政府表達市民擔心可能會誤墮法網的憂慮，政府表示會在草擬《條例草案》的過程中，詳細考慮各方提出的關注。政府解釋，當局的立法原則是確保《國歌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得以透過本地立法落實，同時兼顧香港的法律制度及情況。政府當局為落實歧視條例檢討報告中8項需要優先處理的建議擬訂立法建議，並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普遍支持有關的立法建議，並通過兩項議案，促請政府在《性別歧視條例》中亦加入針對餵哺母乳的騷擾、中傷及冒犯行為，將該等行為列為違法；以及盡快制訂推行歧視條例檢討中與《種族歧視條例》有關的需要優先處理的各項建議。事務委員會曾就特區政府根據不同的國際人權公約提交的4份報告及大綱，聽取公眾意見。此外，事務委員會亦聽取了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簡報最新工作情況，以及政府在檔案管理及推廣《基本法》方面的工作匯報。

麥美娟議員就"房屋事務委員會2017-2018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事務委員會2017-2018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匯報數項重點工作。在公共房屋供應方面，政府在長遠房屋策略下，訂定未來10年公共租住房屋的供應目標為20萬個單位，但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人數目眾多，並不斷增加。委員擔心，若當局未能物色足夠土地，將難以達到公屋的供應目標。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以及指定更多原先預留作發展私營房屋用途的土地，供香港房屋委員會興建公營房屋。鑒於一般公屋申請人的輪候時間遠較房委會所訂平均約3年獲首次編配單位的目標為長，而目前公屋建屋進度未如理想，委員向政府當局提出多項增加房屋供應的建議，包括︰物色更多"熟地"，供房委會興建公營房屋；加快非"熟地"的發展過程；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把現時由私人發展商擁有的農地改作住宅用途；適度放寬公營房屋用地的發展限制，以及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令佔用大幅土地的設施，能用得其所。委員關注到，房委會把綠置居恆常化，或會令公屋供應減少，因此促請政府當局優先供應公屋，然後才提供其他房屋單位以滿足市民的置業訴求；而預留作公屋發展項目的土地，不應作為提供綠置居單位之用。鑒於現時居屋單位售價高昂，委員要求房委會全面檢討資助出售房屋單位的售價，並認為有關售價應與市場價格脫鈎，改以建築成本及市民的承擔能力為基本考慮因素。委員普遍認為，在推展公屋發展項目而需收回土地清拆寮屋時，應先妥善安置受影響的居民，並作出賠償。事務委員會曾就元朗橫洲第一期公營房屋發展有關的工務工程項目，與發展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商討安置和賠償安排，並聽取受清拆影響居民的意見。主席，最後，我感謝事務委員會各委員及秘書處職員在過去1年的支持和努力。

邵家臻議員就"福利事務委員會2017-2018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會會期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我會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在幾方面的工作。有委員認為，自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推行以來，許多接受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的服務質素下降，提供服務的人手縮減，公眾問責表現未有改善。部分機構亦濫用資源調配的靈活性，導致高層與基層員工的薪酬水平出現巨大差距，員工流失率高企。這些委員認為，這些機構應為員工提供合理薪酬，以及令員工向上流動的有利環境。委員得悉，社會福利署已成立"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有委員要求該小組的檢討範圍，應包括取消該制度的可能性，而該小組亦應相應改名。委員關注到，當局已多年沒有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他們認為該計劃問題叢生，例如綜援金額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申領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將由60歲調高至65歲。委員因而要求當局全面檢討綜援計劃，更特別要求當局確保綜援計劃的租金津貼水平，足夠支付九成私人樓宇綜援戶的實際租金，以及即時撤銷上述年齡調整安排。委員亦曾討論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有委員認為，當局應把長期護理服務的未來發展重點，放在社區照顧服務。他們亦要求當局，就推行居家安老，以及如何達致社區照顧服務零輪候目標，提供具體詳情。委員察悉，康復諮詢委員會將成立一個檢討工作小組，負責制訂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有委員要求當局，考慮委任立法會議員及不同背景的服務使用者加入該小組，以及將上述方案改名為"殘疾事務方案"或"殘疾事務政策及規劃"。他們亦要求當局成立殘疾人士事務委員會，負責制訂殘疾人士政策及監察其推行情況。

主席，本人以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數項重點工作。在本年度，事務委員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交通事宜的政策和公眾關注的事項。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亦繼續跟進涉及鐵路規劃的事宜、興建中的鐵路項目推行，以及現有鐵路運作的情況。在2018年5月，事務委員會曾聽取關於港鐵公司調整2018年票價的簡報，並知悉有關調整是按2017年經檢討後的票價調整機制進行，2018-2019年度港鐵的整體票價調整幅度為調高3.14%。委員普遍不滿港鐵公司在賺取巨額利潤的情況下，仍根據票價調整機制增加票價。委員知悉，在新票價生效後，港鐵公司會向使用八達通的乘客提供每程3%車費回贈，為期最少6個月。委員普遍認為應向乘客提供更多票價優惠。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港珠澳大橋的工程進展及開通後的交通安排。在2018年5月，政府當局就港珠澳大橋及香港口岸的運作安排諮詢事務委員會。就多項大型運輸基建項目，包括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建造工程、大埔公路擴闊工程等，政府當局也曾諮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就如何加快工程進度、妥善做好緩解措施，減少施工期內對居民造成的噪音和空氣污染方面的影響，提出建議。在年內事務委員會亦繼續跟進泊車位嚴重不足的問題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建議措施的推行進展，並曾舉行公聽會收集這方面的意見，以及向當局建議有效的改善措施。此外，政府當局曾就"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提升道路工程安全要求的法例修訂"，以及"落實新一代路旁停車收費錶系統"諮詢事務委員會，委員除表示支持外，亦積極提供意見，供政府當局考慮。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

主席，我以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事務委員會在2017-2018年度立法會會期的重點工作。事務委員會其中一項關注的議題是小學學生輔導服務。委員支持政府當局一校一社工的建議，但憂慮學生輔導教師和輔導員會被社工取代。委員促請當局採取"一校一社工加一輔導教師或輔導員"的模式。教育局承諾會檢視學生輔導及社工服務的合作模式，並與教育界一同探討各種可行方案。事務委員會另一項關注的議題是幼稚園界別的發展。在新的幼稚園教育政策下，七成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幼稚園的每月學費少於1,000元，相比去年只有5%有很大進步。委員強烈要求當局，全數資助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幼稚園，以及提供更多這些幼稚園學額。此外，經事務委員會多年的努力，當局承諾探討設立幼稚園教師薪級表的可行性，並預期大概會在3年內作出決定。經事務委員會多番討論，今年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採取"不記名、不記校、不收學校報告"的原則，抽樣進行，但學校可以安排全級應考，以取得學校報告，委員擔心會令操練延續。委員促請當局讓學生自由選擇參與系統評估，並設立機制監察系統評估的推行情況，在發現操練時作出跟進。委員普遍認為過量家課有礙學生身心發展，促請當局採取措施減輕學生功課壓力，包括安排課堂時間讓學生完成部分家課、推行"無家課日"等。事務委員會曾就在學校推行性教育和德育及公民教育提出意見。委員促請當局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培養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以及詳細檢討性教育的推行，定出未來路向。在大學方面，委員支持設立宿舍發展基金，加快興建學生宿舍，讓所有大學生能體驗宿舍生活。事務委員會亦非常重視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支援。特殊學校宿位不足，學生往往要長途跋涉上學。

主席，我謹以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數項重點工作。

由於香港正轉用更潔淨但較昂貴的天然氣發電，委員對未來電費的加幅深表關注。委員呼籲政府當局做好把關工作，致力在保護環境和控制成本之間取得平衡，以及密切監察電費的增長及加強推廣節能措施。委員亦促請兩電尋覓較廉宜的天然氣供應來源或其他替代燃料，以減輕增加電費的壓力。事務委員會曾聽取香港機場管理局匯報三跑道系統計劃的推展進度，以及政府當局為支援三跑道系統而提供的各項政府設施和額外人手需求。委員關注工程的進度及開支，並促請政府當局確保工程可按預算如期竣工。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保證，會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監察機管局的工作。機管局亦承諾每半年向事務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香港迪士尼是政府在旅遊基礎設施方面的長線投資。委員關注到香港迪士尼在2017財政年度的訪客總人次及收入均上升的情況下，仍錄得淨虧損。原因包括新資產在年內落成，以及折舊開支增加。事務委員會通過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檢視預留作樂園第二期發展的空置用地的用途，以及樂園的管理費和專利權費的釐定機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的發展戰略，亦是香港新發展的契機。為增加對大灣區發展的認識，事務委員會於今年4月聯同財經事務委員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前往大灣區的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及中山5個城市進行職務訪問，並與廣東省政府及相關市政府的代表會晤，討論彼此關注的事宜。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我藉此機會感謝委員和秘書處同事在過去一年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主席，我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數項重點工作。在本立法會會期內，事務委員會繼續聽取政府當局就與司法及法律事務政策有關的立法建議所作的簡介，並提出意見；其中包括《證據條例》、《傳聞證據報告書》，以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等。事務委員會亦曾就委員提出的《致命意外條例》修訂作出討論。事務委員會亦繼續關注政府當局的法律援助服務。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此外，司法機構的人手情況亦是事務委員會的主要關注之一，並向司法機構提出意見。而因應一宗法庭內有人持刀的個案，事務委員會提出關注並邀請司法機構就加強保安所採取的措施作出報告。此外，事務委員會關注多項與司法及法律事務有關的重要政策事宜，包括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對提高效率及改善運作所進行研究的初步結果、與內地建立相互執行民商事判決安排的事宜等。至於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於2017年6月發表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有關諮詢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及爭議，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公聽會聽取公眾的意見；委員對此議題表達不同意見，事務委員會對此未有共識。在商議過程中，事務委員會亦有就法律界所關心的事宜邀請兩個法律專業團體交換意見，包括香港法律專業在全球一體化趨勢下的未來發展，以及律政司在此大趨勢下應扮演的角色；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訓；及律政司將刑事及民事案件外判的情況等。就香港的法律教育及培訓方面，事務委員會邀請各持份者特別就香港律師會擬推行的律師會考試與各大學法學院到立法會交換意見，包括該項考試對現時法學專業證書課程、法學士或法律博士課程畢業生的出路及發展的影響等。委員對香港律師會的建議表達了不同意見，事務委員會對此未有定論。主席，我藉此感謝秘書處及各委員在過去1年間對事務委員會工作的支持和參與。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

李國麟議員就"衞生事務委員會2017-2018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謹以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我會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在數方面的工作。事務委員會十分關注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訂定有關支援中醫藥發展的專項基金的詳情，以及中醫醫院和中醫教研中心在公營醫療體系的定位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未來路向。委員普遍支持現屆政府發展基層醫療健康護理服務的方向，並就當局在葵涌試行設立地區康健中心的計劃，提出多項建議。為達致減輕非傳染病對整體醫療系統的負擔的目標，委員促請不同的政策局和部門聯手制訂有利於鼓勵市民採取健康的生活模式的政策。在個別疾病的預防、識別及治療方面，委員促請當局制訂全面的癌症防控策略，並改善現有機制，讓病人能夠以標準費用，盡早使用有效的癌症藥物。事務委員會亦曾跟進精神健康的議題，並要求當局加強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所提供的專業支援。至於季節性流感的應對措施方面，有委員促請當局來年在小學免費提供外展疫苗接種服務，以提高年幼學童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率。此外，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致力推動更多相關非政府機構在防治愛滋病的工作方面，擔任積極的夥伴角色。事務委員會曾討論兩項有關控煙的立法建議。委員支持政府當局有關將通往快速公路或隧道的巴士轉乘處實施禁煙規定的立法建議，以進一步保障市民在公共地方免受二手煙影響。委員亦認同政府當局規管電子煙、加熱非燃燒煙草產品及草本煙等新煙草產品的政策方向，但對規管的框架持不同意見。主席，我最後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上月有傳媒揭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於2013年發現，西鐵綫元朗段架空鐵路兩個橋躉懷疑因附近建築工程而出現幅度達20毫米的沉降。港鐵隨即通知屋宇署但沒有公布該事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屋宇署在知悉橋躉沉降事件後通知了哪些相關政府部門及決策局；後者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以及不公布事件的原因；二既然屋宇署及港鐵早在2013年已得悉橋躉沉降事件，為何補救工程在去年才展開；及三有何機制處理日後類似的鐵路工程問題？
主席，就鄺俊宇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發展局後，現綜合主體答覆如下：政府一直將鐵路安全放在首位，為此設有嚴謹的監管制度。機電工程署根據《香港鐵路條例》及其規例規管及監察鐵路系統的安全運作；屋宇署則根據《建築物條例》監管位於私人土地上的建築物及相關工程的規劃、設計及建造，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為保障鐵路設施的結構安全，於《建築物條例》附表5所列的鐵路保護區範圍內進行建築工程須符合更嚴格的標準。屋宇署會要求負責工程的註冊建築專業人士須根據《建築物條例》及其規例，以及該署發出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的規定，監測建築工程對附近鐵路構築物的影響，並就建築工程的圖則及監察建議書徵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同意及意見。註冊建築專業人士在鐵路保護區內展開任何建築工程前，須直接通知港鐵公司，以制訂適當的監察計劃。至於港鐵公司，其專責的鐵路保護組會按一套嚴謹的鐵路保護措施及程序監測各項鐵路設施的狀態，包括透過儀器定期檢查鐵路結構，確保軌道經常維持在安全及良好狀態，以及要求負責工程的承建商於適當位置設置額外的監測點，以便協助港鐵公司監察情況。如有任何欠妥之處，港鐵公司會立即通知有關人士。港鐵公司維修團隊亦一直按照嚴謹的鐵路基建和資產維修保養制度，為高架橋進行年檢，詳細檢查橋身及橋躉，確保其結構安全。

屋宇署經諮詢土力工程處及港鐵公司後批准該修訂圖則。雖然有關沉降情況一直沒有超逾《作業備考》訂明的20毫米的可接受程度上限，發展商因應港鐵公司要求於2013年9月自願停止打樁工程，而有關情況持續至今。當地盤停止打樁工程後，屋宇署繼續密切監察沉降幅度的變化，並要求註冊承建商繼續測量監測點及提交監測點的沉降紀錄。其間，港鐵公司亦一直密切監察橋躉結構及軌道情況，並確定鐵路安全未受該兩座橋躉沉降影響。同時，為進一步加固相關鐵路設施，港鐵公司於2014年10月向屋宇署提交為兩條混凝土支柱進行預防性加固工程的方案，並於2015年6月獲屋宇署接納。由於加固工程涉及鐵路設施的結構，亦牽涉複雜的工序，港鐵公司及後聘請獨立顧問協助審視加固工程的執行細節，一方面確保工程不會影響鐵路安全及服務，同時亦希望減少對周邊市民影響。加固工程已於2017年9月展開，預計可以今年內完成。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和會展站，以至各個車站出現的問題均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傳媒揭發事件後政府才向公眾通布。元朗站橋躉沉降牽涉很多乘客，因為每天有41萬人次使用西鐵，是他們每天必經之路，但當局拖延5年時間也沒有主動向公眾公布。

首先多謝鄺俊宇議員的補充質詢。根據現行機制，鐵路安全是我們首要考慮。元朗站事件其實沒有影響鐵路安全，橋躉沉降幅度亦在標準基準以內，所以，根據通報機制是無需作出通報的。

因應這事件，我們正研究如何加強通報機制以增加透明度，而屋宇署、機電署和港鐵公司現正擬備有關機制。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我們希望以增加透明度為基準，而日後的通報機制亦會朝這個方向走。

我想請問局長，這是否反映屋宇署和港鐵公司效率偏低和怠工失責？

首先，我想在這裏再次強調，鐵路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慮。我們沒有拖慢工作，只是在發現橋躉有一定程度沉降後，港鐵公司有所疑慮，故有關工程馬上停止，因為保障港鐵安全營運為我們首要的考慮。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到，由於鐵路在營運中，我們需要考慮加固工程不會騷擾市民使用鐵路。由於要同時考慮方便市民和鐵路安全問題，我們需要較多時間審視有關的補救方案，而且港鐵公司亦邀請了獨立顧問協助審視加固工程的執行細節。我們已做好準備工夫，而加固工程已於去年9月展開，預期可於今年內完成。就未來路向，我們會以增加透明度為依歸，讓大眾明白，我們的工作是以市民的安全為首位，並以鐵路運作的安全為依歸。
局長沒有回答我，港鐵公司是否曾與發展商商討責任問題，導致開工延誤。

發展商在西鐵元朗站興建樓宇導致橋躉沉降，所帶來的危險可大可小。我想問，如果運輸及房屋局早已知悉事件，為何這麼多年來從未曾向立法會交代？我並非指向公眾交代，而是立法會應有權責，以及議員亦應有職責知悉有關情況，為何運輸及房屋局不向立法會交代事件？
多謝鄭松泰議員提出補充質詢。

鐵路本身是安全的，而沉降幅度亦符合基準，嚴格來說，鐵路並沒有出現任何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事情。

因此，鐵路的運作正常，並無出現任何特別需要匯報的情況。

正正因為我們明白我們應可做得更好，屋宇署、機電署及港鐵公司現正草擬一套新的通報機制，以增加透明度為依歸。

最重要的是，當局如何向有關區議會交代，就這一點，希望特區政府關注。

所以，我現在想問，日後會如何公布？

我們希望有關措施除可以增加透明度外，亦可給予市民信心。

主席，我想鐵路是否安全，現在已不是港鐵公司說了算，因為他們的態度如此傲慢，而且以往一段時間"擠牙膏"式的處理問題方法，已經令市民大眾對港鐵公司監管工程，以及政府監管港鐵公司失去信心。所以，政府未來所制訂的安全通報機制，必須公開透明及設定標準，可以令市民大眾知道在何種情形下，港鐵公司和政府一定會向外公布，保障乘客的安全，這才是最重要的。

當我們訂立有關通報機制後，會適時向大家公布，以增加透明度。我要強調，我們現時確實有定期檢查鐵路的安全維修，我們並非不把安全放在首位。機電署的鐵路保護組亦會以風險為本的準則來檢視鐵路的設施，進行定期的審核及巡查，以及檢視港鐵的營運，以確保鐵路的安全。

主席，據報，某公共屋邨內有13個供兒童玩耍的遊樂設施"搖搖騎"日久失修，但政府只更換同一數目的新"搖搖騎"。有市民批評，該等遊樂設施單調乏味，花費21萬元有浪費公帑之嫌。另一方面，政府於今年5月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工作，是檢討全港兒童遊樂場的設計，令遊樂場變得"更好玩"。

主席，一及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共有640個康樂場地設有戶外兒童遊樂設施。在規劃遊樂設施時，康文署採用"通用遊樂"概念，以期提供共融、富趣味性和創意的遊樂設施，顧及不同年齡、能力的兒童，以及其家長的需要。康文署亦會盡可能為遊樂場加入主題和一些受歡迎的設備如攀爬架、滑梯和鞦韆等，提升遊樂場的吸引力，而所有遊樂設施均需符合認可國際安全標準。在設計個別場地設施時，康文署及相關工程部門會考慮個別場地的地形、面積和實際環境，以及相關區議會的意見等。康文署一直與關注兒童遊樂設施的團體保持聯絡，並就遊樂場的設計及設施諮詢相關團體及區議會的意見，以持續改善兒童遊樂場設施。為了引入嶄新設計概念，康文署與相關工程部門合作，以"共融遊樂環境概念設計比賽"的優勝作品為藍本，在屯門公園以先導計劃形式建設一個全新概念的共融遊樂場，並將"水"和"沙"兩項自然的元素納入整個設計中。兒童可透過場內提供的沙、水、光影、搖擺旋轉設施、攀爬架、敲擊及觸感活動組件等，享受遊戲樂趣，亦能學習到不同的技能，促進他們的身心發展。屯門共融遊樂場預計可於2018年第三季開放供市民使用。此外，位於九龍城區的啟德大道公園項目會試行引入社區參與元素，就工程內有關兒童遊樂設施舉辦工作坊，收集當區兒童及其他居民的意見，並會在符合政府採購規則及程序下，盡量將收到的意見付諸實踐。康文署及相關工程部門會總結及參考上述先導計劃和社區參與的推展經驗，並繼續聽取關注兒童遊樂設施的團體和組織，以及區議會的意見，以考慮在其他合適的地點及工程項目引入相關的做法。除了注重遊樂場硬件外，康文署亦與不同團體合作，在遊樂場舉行主題性的同樂日，鼓勵一家大小積極參與遊戲和活動，同時為公園加添活力，例如去年舉行以飛盤、繪畫、嬉水和模型車等為主題的"玩轉公園日"，以及在大型公園舉辦的"全民定向＠公園"活動。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資料，香港房屋委員會會在其轄下公共屋邨，以"綜合社區休憩遊樂"的概念，為不同年齡組別的使用者提供休憩康樂設施，包括兒童遊樂設施。舉例來說，房委會會盡量在同一個休憩區設置兒童遊樂設施，以及長者健身器材、太極園地、涼亭等其他設施，讓需要看顧同行的兒童的成年人亦可在同一地方使用康樂設施。房委會一向本着實而不華、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的原則設計兒童遊樂場，並選用耐用和易於維修保養的物料。房委會亦會就個別可行項目舉辦公眾參與活動，收集持份者對擬建遊樂設施的意見。在新建公共屋邨入伙後一年，房委會會進行完工後檢討和意見調查。此外，為了維持公共屋邨居民的舒適、健康和安全生活環境，房委會和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會不時收集居民及持份者的意見和需求，以持續改善兒童遊樂及其他屋邨設施，並在可行情況下在合適位置更新或優化各類遊樂設施。透過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會議，屋邨居民代表和其他持份者，包括當區區議員，可參與檢視更新邨內遊樂設施的需要。在更新遊樂設施時，房委會會考慮個別屋邨的人口結構變化、現有設施的使用狀況、環境限制和日後維修保養事宜等因素，設置合適的設施，滿足居民的需要。三正如先前所述，康文署一直致力在轄下遊樂場地提供不同類型的遊樂設施，供不同年齡和能力的兒童使用，讓他們透過遊樂設施學習不同技能，加強與人互動及探索周邊事物，協助他們身心得到均衡發展。康文署的兒童遊樂場大部分均設有供2至5歲，以及5至12歲兩個年齡組別的兒童使用的遊樂設施。

共融遊樂設施種類多元化，例如有不同形狀的玩樂板及活動組件，讓有視力障礙的兒童觸摸、有活動組件可敲打出聲音、有轉換平台或斜道，方便使用輪椅的兒童登上設施與其他兒童一起玩耍。這些設施可讓傷健兒童在和睦愉快的環境中玩耍和成長，也有助孩子的身心發展。康文署在策劃大型公園工程內的兒童遊樂場和翻新主要公園的兒童遊樂場設施時，會參考海外兒童遊樂場的範例、引入社區參與元素，以及與工程部門緊密合作，務求採用更多富創意、挑戰性及共融的遊樂設施，以回應兒童需求。

當局可否多參考外國遊樂場的做法，引進更多長形滑梯、嬉水區等，讓小朋友看到也感到開心，成年人看到也想一同參與，以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的原則？
主席，鄭議員的觀察頗為準確。

我想問，究竟當局能否定期更新公園的設施，而非要待設施出現破爛始更換呢？

主席，兒童遊樂場的設施沉悶，當然要不得。然而，家長亦關心有關設施是否安全或合乎衞生。

在康文署轄下的遊樂場當中，有98%的獨立滑梯的高度均在兩米以下，這些滑梯被指趣味性太低，只須一秒便已滑完，"搖搖馬"更是完全無法搖動。

因此，我想問政府，在進行城市規劃時，會否考慮把遊樂元素融入社區建設，藉此加強社區遊樂設施的配套？如會，當局的具體計劃及時間表為何？
主席，我感謝廖議員提出意見。

我想問局長，究竟有否數據顯示，舊式較危險設計的遊樂設施釀成意外的機會真的較大？

根據《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市區巴士站之間應相距約400米，並因應交通擠塞情況或需延長至600米。然而，目前某些巴士線在市區的巴士站相距只有130至200米，而巴士頻密地上落客令車程加長，並加劇交通擠塞和空氣污染。此外，有市民批評巴士站缺乏對乘客及途人友善的設施。

主席，本港現時每日約有400萬人次使用專營巴士服務，佔全港公共交通乘客人次約31%。因此，政府一直鼓勵專營巴士公司提升巴士站的設施，以方便乘客及改善候車環境。就謝偉銓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現答覆如下：一有關設置巴士站的安排方面，運輸署在考慮新增、更改或刪減巴士中途站時，會參考由該署擬備的《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根據該手冊，巴士乘客在市區的理想步行距離為不多於400米，而巴士路線各中途站之間的最理想距離為400米至600米。在應用該手冊所載的建議時，運輸署亦需按實際情況考慮多項因素。

為了讓乘客可以有序地輪候上車，運輸署會盡量安排，讓前往相同或鄰近目的地的巴士路線使用同一或較近的巴士中途站。運輸署亦會考慮巴士班次的頻密程度和使用該巴士中途站的乘客多寡，釐定個別路線/組合停靠巴士中途站的適當位置。由於巴士中途站的數目繁多，我們沒有備存有關全港所有相距少於300米的巴士站資料。然而，正如上文所述，運輸署會按個別情況考慮眾多因素以決定巴士站位置，在有實際需要情況下會縮減中途站之間的距離。舉例來說，現時在香港島英皇道近港運城及琴行街之間的一段東行方向，需要應付大量候車和轉車乘客，但該段道路的行人路較為狹窄，未能應付需求。因此，運輸署在該處為部分巴士路線設立了兩個相距約為140米的中途站作分流之用，以確保候車乘客和行人的安全。在同一段英皇道的西行方向，運輸署亦因應學童早上上學和轉車乘客的需要，為當中兩條日間路線設置兩個相距約為150米的中途站。綜合而言，運輸署在考慮新增、更改或刪減巴士中途站時，會繼續參考《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所載的建議，並按實際交通情況、乘客需求，以及地區人士的意見作相應調整，藉以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專營巴士服務。

該委員會主要是從美學、景觀及綠化角度審視有關的外觀設計。除考慮橋諮會對巴士站外觀設計的意見外，運輸署在審批專營巴士公司在個別地點興建巴士站的申請時，亦會仔細考慮擬建巴士站的位置、體積及燈箱數目等資料，並研究該巴士站上蓋對行人流量、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視線及商戶可能帶來的影響等，以及徵詢各相關部門的意見。在巴士站設置上蓋的主要目的是為乘客提供一個更舒適的候車環境，而燈箱板則是巴士站上蓋的相連部分，可用作張貼巴士服務資料或其他資訊，供候車乘客查閱。

專營巴士公司如擬在巴士站的燈箱板設置廣告，需向運輸署作出申請，並承擔相關設置及維修費用。根據現時對專營巴士公司的規管安排，巴士站上蓋帶來的廣告收益須納入專營巴士公司的整體營運收益，這有助減輕車資上調的壓力。從上述可見，運輸署在處理專營巴士公司設置巴士站的申請時，會考慮多方面因素，盡量使巴士站的設計能夠顧及市民和地區的需要、車流人流及道路安全等。三政府資助專營巴士公司在共約2,600個有蓋巴士站安裝座椅，以及以配對方式在約1,300個有蓋及備有電力供應的巴士站安裝實時巴士到站資訊顯示屏，預計相關安裝工作將分階段在2020年完成。第一階段的座椅安裝工作已於去年11月展開，截至今年6月25日，已有約600個巴士站完成安裝。在安裝顯示屏方面，第一階段的安裝工作已於今年3月底展開，截至今年6月25日，約20個巴士站已安裝相關顯示屏。整個第一階段安裝工程預計將於2018年完成。至於餘下的巴士站座椅及顯示屏安裝工程，將會分兩個階段並預計於2019年及2020年完成。
主席，在巴士站安裝實時巴士到站資訊顯示屏，可讓身在巴士站輪候的市民知道巴士何時到站，但要取得這些資訊，始終必須身處巴士站。

政府正在設計一個新的應用程式，整合各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的實時資料。通過這個整合程式，乘客可取得實時資料，以作出行的安排，包括根據巴士的到站時間規劃出行路線。

日後將有多條鐵路落成，相信乘客使用巴士服務的頻率或方式亦會有所改變。因此，我想詢問政府，《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已使用多年，當局會否作出相應檢討，更改當中所訂原則，以便更充分反映路面交通工具的功能？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指出，將於2020年之前，在約1300個有蓋及備有電力供應的巴士站完成安裝實時巴士到站資訊顯示屏的工作，我認為這個安排尚有改善的空間。而且，主體答覆亦指出，有共約2600個有蓋巴士站將安裝座椅，換言之，這些有蓋巴士站亦有條件安裝實時巴士到站資訊顯示屏。

若不能在巴士站設置燈箱，便沒有電力供應，那麼便未必適合安裝電子資訊顯示屏。

有別於其他地方，香港的巴士服務屬私人營運，不像其他地方的巴士公司，具有公營背景或由公帑補助。所以，巴士公司的資訊屬第三方個人資產，必須受到本身的知識產權所保護。

在這方面，我們會繼續鼓勵巴士公司開放更多數據，並在保護私人財產和知識產權的規定下，繼續作出努力。
政府資助巴士公司在巴士站安裝座椅，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粗製濫造、漫不經心，便會適得其反。例如新近在葵涌和宜合道一個巴士站安裝的座椅，不單位處排隊行列的中間，而且背向馬路。

感謝鄭松泰議員提出意見。我們已知悉這宗案例，並須強調座位設計由專營巴士公司負責，運輸署則負責審批。運輸署會和專營巴士公司及相關政府部門進行研究，確保擬安裝座位的巴士站具備有關條件，包括該巴士站必須設有上蓋，座椅必須安裝在上蓋的支柱，而行人道在安裝座椅後亦須留有最少1.5米寬的通道。巴士公司在確保有關巴士站符合上述條件，並獲得運輸署批准後，才可進行安裝工程。運輸署亦會進行實地視察，確保座椅已安裝妥當，然後才向巴士公司發放資助，藉以確保安裝座位的實際支出是在安裝工程完成後才落實。運輸署會繼續向區議會提供這方面的資助信息及匯報最新情況。至於剛才提到的個別案例，我們已經知悉並要求相關巴士公司作出改善，以方便乘客候車，例如調整乘客的排隊位置，增加排隊空間。

智能巴士候車站能提供不同的實時資訊，並備有Wi-Fi熱點、太陽能電池板，以及最重要的空調淨化空氣系統，可淨化、過濾、減少有害物質達九成之多，更可調校車站內的溫度。它沒有窗戶，也沒有門，經淨化的空氣會以冷氣方式通過噴嘴釋放，可把車站溫度調低至24℃。

就田北辰議員剛才提出的全天候候車模式，我們亦有注意到，並很感謝你提出這個建議。我們會考慮如何在合適之處闢設一個試點，但我必須強調，香港與其他地方一個較大不同之處，是香港的道路比較狹窄，特別是本地的行人路有很多地理上的限制。我在主體答覆已有提到，即使是設置巴士站，我們現時也面對很多挑戰，包括道路的限制、需要考慮行人路的人流，還有道路安全，以及會否對進出鄰近建築物的車輛造成影響等。

上月21日，衞生署接獲瑪麗醫院通報，醫治腸胃不適的常用藥物"易消達"，懷疑受霉菌污染。翌日，該藥物的供應商要求其所有客戶暫停向病人或顧客供應及銷售該藥物，而醫院管理局亦即時停止在公立醫院配發該藥物。上月26日，衞生署表示同意該供應商因品質問題從市面回收所有批次的該藥物，並呼籲市民停止服用該藥物。

也有治療高血壓的藥物被發現含致癌雜質。我想問，局長可否不要如此驕傲及自以為是，認為藥物進口檢測制度是沒有需要的？局方會否檢討這項行之有效的制度，引入進口藥品的抽查制度？

衞生署在產品進口時並沒有進行抽驗，因為這樣會大大減慢藥品進口香港的時間，衞生署是須就這方面取得平衡的。至於國際藥品監管策略，其實是指製造商的品質保證機制要做得好，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會要求製造商嚴格遵從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代理主席，我剛才已經指出了，第一，衞生署的藥品監管制度與國際現時的做法大致相似。第二，如果在進口的時候抽驗，將會大大減慢藥品進口香港的時間。

黃議員，這是局長作答的時間。

我剛才是想重申，第一，香港藥物監管制度與國際的做法相似。第二，產品進口時沒有進行抽驗，是因為衞生署覺得這會大大減慢藥物進口香港的時間。

當然，從衞生署的角度，第一，它會繼續調查此事；第二，製造商須進行調查及向衞生署提交報告。在製造商完成調查之前，有關產品會暫停在香港供應，衞生署亦會審視製造商所提交的調查報告，再考慮是否讓這種產品再次進口。衞生署亦會在產品恢復供應之前再次進行抽樣，作出相關的檢驗，合格後才會讓產品繼續銷售。

至於現時此事，正如我剛才所說，在製造商完成調查之前，有關的產品也會暫停在香港供應。

最令人遺憾或最離譜的是瑪麗醫院在6月21日通報，在5天後的6月26日，衞生署才呼籲市民停止服用該藥物。

其實，衞生署在6月22日發出的新聞公告中，已經清楚指出作為預防措施，供應商除了進行回收外，亦設立了熱線供市民查詢，而衞生署亦從沒接獲有人因服用該產品而引致不良反應的報告。衞生署亦呼籲當市民有疑問時，是可以向醫護人員徵詢意見的。

代理主席，港珠澳大橋是首個連接粵港澳三地的跨境陸路運輸基建項目。在規劃香港口岸的交通設施時，政府預計亦鼓勵大部分使用大橋的旅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專營巴士、專線小巴、的士及非專營巴士，再於香港口岸轉乘口岸穿梭巴士前往珠海及澳門。在大橋通車時，運輸署會加強公共交通接駁服務，包括引入3條新的專營巴士路線及1條專線小巴路線。此外，香港口岸設有5個公眾停車場，共提供661個私家車泊車位、25個電單車泊車位、12個傷殘人士泊車位、14個輕型貨車泊車位及21個暫停載客的士泊車位。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現正就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的上蓋發展進行可行性研究，探討如何善用香港口岸人工島的上蓋和地下空間作商業及其他經濟土地用途。政府會在該研究中考慮在上蓋發展提供泊車位，以進一步滿足香港市民及入境旅客的泊車需要。就周浩鼎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香港口岸公眾停車場各類泊車位有一半數量可供預約，停車場營辦商會提供網上預約系統，方便駕駛者可"先預約、後泊車"。為鼓勵駕駛者預約泊車位，相關泊車費會較非預約泊車位優惠，私家車泊車位為每小時20港元，每天為160港元。

每次預約泊車時間須不少於兩小時，但不可超過3天。非預約泊車位將採納按時遞增收費的模式，目的是加快泊車位的流轉，供更多駕駛人士使用。收費方面，非預約私家車泊車位首兩小時收費為每小時20港元。第三小時為30港元、第四小時及其後每小時收費則為每小時40港元。非預約泊車位只提供時租，不設日泊服務。在非預約泊車位停泊首24小時收費為910元。二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外設有24個專營巴士上落客位、124個旅遊巴士上落客位、6個專線小巴上落客位、20個的士上客位，以及20個的士和私家車落客位。此外，參照香港機場私家車停車場的安排，前往香港口岸的私家車可於鄰近旅檢大樓的一號公眾停車場內接載旅客。一號停車場除了提供私家車泊車位外，亦設有上落客位供私家車使用。

代理主席，661個泊車位其實是不足夠的。我們擔心，當日後本地人士駕駛本地私家車到口岸但卻沒有泊車位時，他們便須前往東涌尋找泊車位，結果"塞爆"東涌。主體答覆提及會預留口岸人工島的上蓋增設泊車位。我希望局長可以落實這安排，千萬不要坐視不理。

我想問清楚，非預約泊車位的泊車時限是多少個小時呢？

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我們會研究上蓋空間的泊車位安排及地下空間的使用。

我們承認，661個泊車位可能較少，但正如我們在多個場合向議員提及，我們的方向是鼓勵旅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大橋香港口岸。

我們相信有關的泊車費已能有效令泊車位出現適當流轉，方便旅客使用。

當局曾否進行測試，以了解當有大量旅遊巴士在區內行駛時會否出現混亂呢？如果當局不曾進行測試，當局將如何解決未來大橋開通後可能面對的問題呢？
多謝姚思榮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們明白，如果有大量非專營巴士等候上客，可能會造成道路擠塞或口岸交通管理不便，因此預約制度便正正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需求。

代理主席，我們一方面希望大橋物有所值，不會淪為"大白象"工程，而交通流量亦可以增加。不過，另一方面，礙於香港的環境，以及特別是澳門的環境，我們不希望太多車輛進入有關地區。

位於香港口岸的661個泊車位是供香港車輛在出境前停泊的，然後車主須轉乘口岸的穿梭巴士出境。現行安排不設入境車輛泊車位。換言之，從澳門或珠海而來的車輛不可以停泊在香港口岸。

特區政府會否因應這次事件及犯下的錯誤，檢討香港各項基建的泊車位數目，以改善香港的社會環境，包括改善元朗及九龍等地泊車位不足的問題呢？
多謝何俊賢議員提出補充質詢。香港政府的運輸策略是以公共交通為主體。政府鼓勵市民大眾以公共交通作為出行方法。

正因如此，我們希望透過有關研究，審視能如何善用上蓋或地下空間作其他發展用途。這方面我會一併考慮。
代理主席，我要就其中一點表達不滿。局長在剛才的答覆中指出，非預約泊車位不設時限。

根據收費準則，第一小時收費20元，第二小時收費亦是20元，第三小時是30元，而第四小時及其後每小時則是40元，如此類推。

我們相信，價格已是有效的機制，令非預約泊車位的使用者不會長期佔用泊車位。

代理主席，主體答覆指出，網上預約制度供私家車泊車使用，而預約制度亦適用於非專營巴士。

雖然局長在今天的主體答覆中亦有所提及，但我想具體詢問局長，實時交通資訊是否只適用於公眾停車場及非專營巴士呢？專線小巴的上落客位及的士輪候區會否提供實時資訊予旅客及乘客，讓他們更易掌握時間，或更好地利用資訊科技節省時間呢？

在實時交通資訊方面，我們希望可以給予特別是駕駛者更多資訊，以便他在規劃出行時有更大空間和更多選擇。我們明白，駕駛者在前往機場島或口岸途中會經過主要幹道。沒有實時資訊，對他出行可能會構成不便。特別是，當駕駛者到達口岸才發現停車場爆滿，這會否令當區受影響呢？我正正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我們會在主要幹道的顯示屏顯示有關資訊，而駕駛者在出行前亦可透過手機的應用程式知悉當時的交通情況，以便更好地規劃出行方法，例如應該選擇自駕還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這方面，我們的程式會提供實時資訊。

《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

現時，在香港經營酒店或賓館受《旅館業條例》規管。《條例》的目的主要是通過發牌制度確保用作酒店或賓館的處所符合樓宇結構及消防安全標準。《條例》並無明確條文賦權監督考慮有關處所就任何公契或地契條文的遵行情況。在2013年，一間賓館發生火警，造成傷亡。此後，社會人士一直強烈要求收緊發牌制度，加強規管。市民亦期望當局會針對無牌酒店及賓館，採取更有效的執法行動及加強阻嚇作用。基於上述背景，民政事務總署於2014年就《條例》的檢討發表了公眾諮詢文件，提出多項建議以回應公眾對規管酒店及賓館的關注，獲社會各界廣泛支持。其後，我們一直與持份者保持聯繫，並分別在2015年及2017年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匯報修訂《條例》的建議，亦獲得委員普遍支持。現載於《條例草案》的各項新規定，旨在落實諮詢的結果，以改善現行發牌制度、利便執法行動及加強阻嚇力，打擊無牌酒店及賓館。我們會從4方面改善現行發牌制度。首先，《條例草案》賦權旅館業監督在發牌過程中考慮土地文件中的相關限制性條文，如果申請所涉處所的公契包含任何明確條文，禁止處所用作一酒店或賓館；二商業用途；或三私人住宅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將不會獲發牌照。如果相關處所沒有公契，監督會考慮相關地契內是否有上述的限制性條文。第二方面，《條例草案》賦權監督就牌照申請作出決定前考慮居民的意見。為此，我們會成立獨立委員會負責地區諮詢，收集地區居民的意見，並向監督提出建議，作為發牌過程中的考慮因素之一。如果有關處所已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獲准作酒店或賓館用途，便無需進行上述地區諮詢，因為按照該條例進行的相關法定諮詢已涵蓋這些用途。現時，即使申請人曾因無牌經營酒店或賓館而被定罪，他仍可申請牌照，監督無權以此為由拒絕其申請。因此，《條例草案》引進第三方面的改善，賦權監督在發牌過程中考慮申請人是否"適當"人士，即申請人或相關人士曾否干犯《條例》所訂罪行或任何其他嚴重罪行而被判監禁超過3個月，或是否未獲解除破產的人、正進行清盤的人或清盤令的對象。第四方面，《條例草案》會明確區分"酒店牌照"和"賓館牌照"，並賦權監督可施加發牌條件，訂明"賓館牌照"持有人不得在其營業名稱使用"酒店"一詞，避免誤導市民大眾。在利便執法方面，《條例草案》賦權監督向法院申請搜查令，讓執法人員可在有需要時使用合理武力強行進入任何涉嫌被用作酒店或賓館的處所視察或蒐證，以加強打擊無牌酒店及賓館。此外，新的經營模式日新月異，包括利用科技經營業務的新模式，往往構成蒐證及執法的極大困難。在現行《條例》下，除非經營者當場被捕，否則我們難以取得充分證據提出檢控。有見及此，《條例草案》新增條文引進嚴格法律責任罪行。如果有證據證明有關處所用作無牌酒店或賓館，其擁有人和該處所的承租人即須負上刑責，除非他們能提出相關的法定免責辯護。為了加強阻嚇力，《條例草案》賦權監督，就同一處所於16個月內第二次因無牌經營酒店或賓館，或嚴格法律責任罪行而有人被定罪，向法院申請向該處所發出封閉令，為期6個月。而經營無牌旅館的最高罰款將由20萬元增加至50萬元，監禁期則由兩年提高至3年，以反映罪行的嚴重性，讓法庭日後審案時可考慮對被告判處更重刑罰。《條例草案》生效後，現時的牌照持有人會有12個月過渡期。具體而言，如果現有牌照在12個月過渡期之內屆滿，持牌人可根據現行規定為牌照續期1次，為期不多於12個月。該首次續期的牌照屆滿時，如果申請再次續牌，則須符合所有新規定。代理主席，我們自2014年起一直與各界持份者保持溝通，了解各方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條例草案》的新規定能落實公眾普遍對改善旅館業現行規管的訴求，亦平衡了各方包括業界的廣泛意見。新增的發牌考慮亦可以提升酒店及賓館的質素，減少對鄰里的滋擾，從而達至雙贏局面。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及盡快通過《條例草案》，政府當局會全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旅館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為準備下個選舉周期，我們已因應過往選舉所得的經驗，檢討了各項選舉法例，以進一步理順選舉程序，並使若干選舉法例更加清晰和一致。就此，我們建議透過《條例草案》，改善選民登記安排，以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立法會、區議會及鄉郊代表選舉的選舉程序，相關修訂建議已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第3至21段詳述。《條例草案》的建議修訂分為4方面：a優化選民登記制度；b擴大合資格獲委任擔任審裁官的人選範圍；c引入針對性豁免，免除第三者承擔因在互聯網上發布僅涉及電費及/或上網費的選舉廣告而招致的刑責；及d理順選舉程序，並優化若干選舉法例，使其更清晰和一致。優化選民登記制度方面，我們建議提高有關選民登記作出虛假聲明的最高刑罰，以加強阻嚇力，以及改善申索及反對機制，以便更有效地處理申索/反對個案，並盡量減低機制被濫用的機會。擴大合資格獲委任擔任審裁官的人選範圍方面，我們建議修訂有關條文，以容許現職裁判官、前任裁判官及已退休的裁判官出任審裁官，此舉可讓司法機構更靈活委任合適人員為審裁官。引入針對性豁免方面，我們建議免除第三者承擔因在互聯網發表意見而構成選舉廣告，並為此招致僅涉及電費及/或上網費的選舉開支所導致的刑責，以在維持選舉公正性的前提下，保障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互聯網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理順選舉程序及優化若干選舉法例方面，我們的建議包括：a澄清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發出選票的安排；b理順行政長官選舉的點票流程；c理順發出退回或沒收選舉按金通知的權限；d將若干選票視為明顯無效以簡化點票流程；e理順於特定情況下在選票上蓋印的安排；及f若干輕微技術性修訂，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B。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能支持《條例草案》。為配合選舉周期，我希望《條例草案》可於今年內通過，讓各項完善選民登記及選舉程序的修訂盡早生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以訂明在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下，捐贈人不會謹因同意捐出其器官，以換取其屬意的受贈人獲得器官移植，而被視為是在受引誘的情況下給予同意。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共舉行了兩次會議，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有委員關注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的詳情，包括：涉及的器官類別；當局有否就器官捐贈人及受贈人的國籍施加限制；私營醫院、私營機構或互相認識的人士，可否作出有關捐贈安排；有關安排是否需要事先獲得批准；以及若在進行器官移植前，器官捐贈人或受贈人去世，捐贈安排會否受影響。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並無指明擬作配對及匯集捐贈安排的器官類別。目前，有關安排僅涵蓋肝臟及腎臟的捐贈及移植，待日後相關外科技術更趨成熟，或會把更多器官類別納入有關安排。《條例》亦沒有就器官捐贈人或受贈人的國籍施加限制。《條例草案》並無訂明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種類。不論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是由醫院管理局、私營醫院或私營機構作出，在按照有關安排進行器官切除或移植前，均必須獲得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的書面批准。若器官捐贈人與受贈人之間並無血親關係，亦非婚姻關係已持續不少於3年的配偶，他們之間的器官移植，則必須經由醫生申請，以及事先取得委員會的書面批准。若在進行移植手術前，器官捐贈人或受贈人去世，兩者之間的捐贈安排即告取消。此外，任何一方均可在任何時候退出有關安排。此外，有委員關注，若器官受贈人在進行器官移植多年後，才向捐贈人提供金錢利益，這會否被視為一種引誘。這些委員擔心，《條例草案》可能會誘使某些人收集器官捐贈人的資料，然後向病人出售有關資料。他們認為，若有人在香港以外地方出售有關器官捐贈人的資料，《條例草案》即可能出現漏洞。他們促請當局藉加強採取檢控及執法行動，堵塞漏洞，同時，他們亦要求當局考慮，容許病人及家屬查閱醫管局的數據庫，以便作出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

《規例》第2AiB條則訂明，婚姻關係須藉文件證明屬實，而有關文件是指任何相當於根據《婚姻條例》或《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發出，證明該兩人是一項在香港以外地方，按照當地當時施行的法律舉行婚禮或締結的婚姻的雙方的文件。《規例》第2AiB條並無區分同性或異性婚姻。有委員關注到，《條例草案》獲通過後，器官捐贈宗數會有多大增幅，以及會否有足夠的醫生人手和醫院應對該增幅。這些委員促請醫管局，主動接觸有志成為器官移植手術外科醫生的人員，並確保曾接受相關訓練的醫生有機會在香港參與器官移植手術。就此，這些委員要求醫管局提供有關進行器官移植手術的人手供應目標；相關的人手培訓和發展計劃；以及醫管局轄下器官移植中心的相關外科醫生的分布情況。這些委員特別要求醫管局重開威爾斯親王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以改善相關器官移植人手及服務。醫管局表示，每年約有100位急症醫院的醫護人員參加培訓課程，以促進器官及組織移植的服務質素及效能。此外，有志於器官移植服務的初級外科受訓醫生，可以申請於相關外科專科的培訓中心接受高級外科專科訓練，而相關訓練包括加強他們對器官移植服務的臨床經驗。醫管局的器官移植服務以團隊方式提供。器官移植手術於指定的移植中心由相關的外科專科負責，作為有關專科提供的其中一個服務環節。因此，醫管局沒有備存有關專門負責器官移植手術的人手資料。醫管局會留意匯集或配對捐贈安排的發展情況、為醫生提供培訓，以及按需要向醫院增撥資源。有委員促請當局更積極推廣器官捐贈。他們要求當局邀請立法會議員及公務員登記在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這些委員亦要求當局，在日後推行全港更換香港身份證計劃時，向市民推廣器官捐贈。另外，當局曾就在香港推行"預設默許"器官捐贈機制，進行意見調查。在該機制下，如死者生前並無表明不願意死後捐贈器官，即假定死者同意捐贈器官。委員詢問有關調查的結果。政府當局表示，約34%受訪者支持在香港推行"預設默許"機制，約36%不支持，而其餘的30%則對推行該機制表示中立或沒有意見。當局會研究如何鼓勵更多市民登記在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並會在考慮未來路向時，參考有關調查的結果。代理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

我發言支持《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代理主席，根據衞生署的資料，截止今年4月中，本港有逾28萬人登記了"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3萬多人，可能局長稍後有進一步的新數字。但是，現在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有超過2,500名，各類器官捐贈的數字，仍然遠低於等候移植病人的數目。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修訂第465章，以消除配對和匯集捐贈安排在法律上不明確的地方，讓更多人有機會透過器官捐贈延續生命。代理主席，民建聯的婦女事務委員會，自2008年至今一直推動器官捐贈，我們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包括進行街頭調查及網上呼籲，在我們18區區議員辦事處推動簽署器官捐贈卡等，藉此響應政府推動的器官捐贈。我們早前亦簽署了政府推出的器官捐贈推廣約章，承諾支持推動器官捐贈活動。在2017年，我們再就器官捐贈進行第二次問卷調查，以了解市民對捐贈器官的看法，尤其對於預設默許機制的接受程度。我想再次跟大家說明一些數字，我覺得對未來如何推動器官捐贈會有啟示作用。在2017年的調查中，我們訪問了843名受訪者，其中五成八表示，他們沒有簽署過器官捐贈卡，但他們表示，如果有人接觸他們的話，他們會簽署器官捐贈卡。所以，我在法案委員會再次提醒政府，現在我們呼籲市民簽署器官捐贈卡和登記的時候，似乎太過被動，只是用一些宣傳推廣或廣告形式來做，政府似乎未用盡每一個接觸市民的渠道來接觸市民，希望他們簽署器官捐贈卡。

但是，這一兩年，我們再在街頭做呼籲的時候，的確多了市民自己走過來，甚至有長者走過來說："我簽署，甚麼都捐，你要甚麼我都捐，死後也沒有用"。

我們的調查亦顯示，不簽署器官捐贈卡的主要原因，其實是受傳統思想影響。

所以，我覺得政府可以更加主動，積極在不同政府部門宣傳器官捐贈，尤其是我們將要更換智能身份證，會接觸到每一位香港市民，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呼籲更多市民簽署器官捐贈卡。

這證明很多市民對簽署器官捐贈卡，跟醫生會否盡力搶救他，扯上直接關係。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留意，未來的宣傳推廣教育必須讓市民對我們的醫療有信心，無論他有否簽署器官捐贈卡，或他是否支持預設默許機制，均不會影響他獲醫生搶救的機會，亦不會有人強迫他們捐贈器官。超過五成受訪者認為，現在政府在宣傳器官捐贈方面，做得不足夠。

即使這兩年政府比以往多做宣傳推廣，但跟其他城市相比，我們的器官捐贈數字仍是偏低。

根據我的演繹，我認為有大部分市民根本不知道何謂預設默許機制；再者，正如我剛才所說，當我們詢問受訪者為何不同意預設默許機制時，他們解釋是不想被迫捐贈器官，以及擔心醫生不進行搶救，這是兩大主要原因。如果政府能令市民感到安心，不會覺得被迫捐贈器官，以及不會患病時不獲搶救的話，可能會有更多市民明白及支持預設默許機制。我認為政府在進行民意調查時，似乎在預設默許機制上所做的教育及宣傳工夫並不足夠，以致反對的比率未必能真實反映民意。因此，我希望政府重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然後才再進行民意調查，看看結果如何。

代理主席，始終我們每天也有很多病人正在跟死神搏鬥，對於器官衰竭的病人來說，器官捐贈是他們唯一的生存機會。現時每天也有2,000多名病人正在輪候器官捐贈來延續生命，有很多朋友未必等得到，有很多則每天也在搏鬥和掙扎，他們的家人均面對極大的精神壓力。所以，我希望政府用盡一切力量，呼籲更多市民支持器官捐贈，亦希望政府在人手、資源及經濟上可以做得更好。

雖然醫管局及政府均承諾會提供更多醫生培訓，以及向醫院增撥資源，但我們非常憂慮這項承諾能否真正解決問題。

代理主席，大愛可以延續生命。我在此也呼籲香港市民支持器官捐贈，讓我們有更多病人可以延續他們的生命。
代理主席，這項《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很簡單，主要是應醫療專業人員和病人組織的要求，針對配對捐贈安排及匯集捐贈安排作出明文規定，從而確保現時透過這兩項安排，為兩名互不認識人士進行的器官移植不會跌入法律陷阱，被視為受"引誘"而進行的行為。自由黨支持有關修訂，因為《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經修訂後，令透過配對及匯集捐贈而進行的器官移植可以安心進行，以釋除有關人士及醫護人員疑慮。不過，我亦留意到，在法案委員會上，有委員曾質疑受益人在接受器官移植後，會否在多年後才向捐贈人饋贈，例如以樓宇相贈，他們會否因今次修訂而逃避法網呢？當局向法案委員會作出解釋，主要指出今次修訂只是訂明捐贈人在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下給予同意此事本身，不會構成在受引誘的情況下給予同意。換言之，若後來發現當中涉及金錢交易，也不會因今次修訂而可以完全逃避指控，但卻要舉證有關金錢交易與器官捐贈一事有關。無可否認，該位委員提出的例子只是假設性情況，但也不可以說不會發生。因此，當局應該及早向市民解釋清楚有關法例，避免有人有所誤會，而作出不當行為。代理主席，綜觀來看，香港有嚴謹法例，使我們無須擔心香港會出現器官買賣的問題。再者，香港每年的活體器官捐贈數字不多，以腎臟及肝臟為例，一年只有約50宗。至於無血親關係的活體移植數字則更加少，每年批准的數字只有約20宗。此外，香港對於無血親關係的活體移植已設有監管制度，需要由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批准，這足以大大減低商業交易的可能性。反而，香港遺體器官數字仍然偏低，是更加值得我們關注的。正因為情況使人擔憂，有人建議應為死者器官捐贈設立預設默許制度。然而，自由黨認為香港社會看重個人意願，對於這項建議仍然有所保留。因此，自由黨認為，當局更應該想辦法或增加資源，打破社會的忌諱，積極呼籲市民支持遺體器官捐贈。畢竟，活體器官移植手術對於捐贈者仍有一定風險，我們應以遺體器官捐贈，鼓勵遺愛人間，作為器官移植重點方向，這才是正確的。代理主席，我明白這項《條例草案》的主題並非討論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但自瑪麗醫院爆出有負責醫生在換肝手術中途離開，因醫生人手不足而要病人在開腹後等醫生回來，令大家更加意識到香港醫生不足問題的嚴重性。我亦希望藉此機會呼籲當局正視有關問題。既然培訓需時，要在短期內有足夠的專科人手並不容易，大家便應該放下利益之爭，盡快在不影響本地醫療水平的前提下，從海外輸入有關醫生專才，以紓緩人手短缺的問題。其中一個辦法，也是自由黨近年不斷鼓吹的建議，就是仿效新加坡等地的做法，准許國外來自著名大學醫學院的人才到公立醫院服務，這將有助鼓勵於海外修讀醫科的港人子女回流，以解燃眉之急。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要恢復《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而我亦是法案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主要作用是禁止將擬作移植用途的人體器官作商業交易，尤其是限制在生人士之間的人體器官移植，以及限制進口人體器官的移植。根據《條例》第5條，除符合第5A1、5B1或5C1條的規定外，任何人進行受規限器官切除或受規限器官移植，均屬違法。如人體器官移稙委員會已給予書面批准，註冊醫生便可進行受規限器官切除或受規限器官移植，亦可兼進行兩者。《條例》列明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給予批准所需符合的規定，其中一項載於第5D1c條的規定如下：該捐贈人並非在受威迫或引誘的情況下同意擬進行的器官切除，而其後亦未有撤回其同意。意思是雙方必須你情我願，要在完全沒有壓力下進行，亦不能牽涉任何利益關係。根據政府當局所述，在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下，捐贈人會捐出其器官予不相識的人，以換取其屬意的受贈人獲得器官捐贈。

換言之，如過去1年沒有進行高風險性行為，對男同性戀者而言亦即肛交或口交，那便可以捐血。

最後，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醫院管理局的代表醫生表示，現時兩者已經看齊，男同性戀者可以捐贈器官，條件同樣是在過去1年內沒有進行高風險性行為。

一如政府當局所解釋，第465A章第2AiB條並無區分同性或異性婚姻。這可說相當清楚，換言之，若屬海外婚姻關係，不論是同性還是異性婚姻，只要關係持續超過3年，便可符合《條例》的規定。

其實，我曾私下詢問上任局長，他亦告訴我在器官捐贈安排上，只要不涉及買賣便宜鬆不宜緊。

所以，在現行的不同法例中，寬緊程度亦各有不同，未必一致。

在美國，經由配對捐贈進行的活體腎臟移植更由2001年的4宗，大幅增加至2010年的400多宗。方法是把願意捐贈器官的人與受贈人士分成兩個組合，當有需要時，醫生會就捐贈者的一組與受贈者的一組互相配對，便利沒有血親關係的人士透過配對或匯集機制，有更大機會進行器官移植。就此，我曾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若受贈者本身是HIV-positive人士，他能否同樣透過器官捐贈機制獲贈器官呢？

當地在2016年11月通過《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的修正案，放寬讓HIV感染者互相捐贈器官的安排。也許由於器官捐贈本身是相當短缺和珍貴的安排，當時的醫管局代表答稱，每宗個案均需要由醫生配對，屬於專業決定，同時亦需要雙方同意。因此，只要不含商業買賣的目的，便可交由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按個別個案作出臨床決定。

幸而，在今次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中，我感到醫生的專業並不會因為信仰或道德規條，而令生命危在旦夕的病人失去重生的機會。林鄭月娥在參選時曾經表示，她是相當虔誠的天主教徒，但不會以信仰決定政府的政策立場。我希望政府在處理其他政策上，亦會以相同原則，不偏不倚及不分性傾向地執行各項社會政策，讓更多香港市民受惠。

《條例草案》的目的非常簡單：為人體活體器官移植的限制增加彈性。

就過去的活體移植而言，這種限制的目的是為了在法律上避免非法商業活動，或有人為販賣器官或進行器官交易而進行器官移植手術。

在這個角度而言，制度造成了人間悲劇，因為當中引致了一些制度無法預計的社會成本。

有關條例過去所訂的限制是禁絕資訊流通，簡單而言就是假如我是捐贈方，希望把器官捐贈予家人，但如果無法捐贈的話，所有事情便停頓了，無論是器官或資訊交換的行為均會停頓。然而，《條例草案》作出鬆綁，便引起一個問題。

意思是，醫管局的架構或認受性會否備受質疑呢？當然，大家亦需考慮醫管局現時其他衍生出的問題，例如有人批評在出現事故或行政失當時醫管局"醫醫相衞"等。

不過，現時醫管局會採取這步驟，制訂中央資料庫。大家當然會說道，醫管局在香港亦是公共機構，大家應該相信醫管局。

所以，我希望食物及衞生局或政府想清楚應如何處理《條例草案》下資訊交易或資訊流通所衍生出的經濟活動。由此亦引申出一個根本問題，便是"引誘"的定義或"引誘"的行為本身是難以處理的。

我們當時沒有直接利益交易。

讓我作出總結，因為我認為"默許捐贈"等措施不適合香港，而器官捐贈之所以不流行，必定基於文化或風俗的原因。

正如我在發言中段提及，政府應細心考慮將器官捐贈及器官移植交由獨立的法定機構處理。

其實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很簡單，正如政府的文件或局長所指出，是如何以現時法例的做法來鼓勵或增加配對的成功比例，令更多人能成功獲器官捐贈。

相信未來這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香港每年腦死亡或腦幹死亡的個案，在2015年約有80宗至120宗，之前和之後每年約100宗不等，即是說其實香港每年最少有100宗個案適合進行屍體器官移植。第二點，活體器官捐贈是值得推廣的。但是，除本《條例草案》外，究竟政府做過或承諾過甚麼，可令整體器官捐贈可獲較長足的發展呢？在整個法案委員會的討論方面，我們真的聽不到一些較正面的消息。相信香港市民仍然記得去年在瑪麗醫院接受捐肝移植手術的鄧桂思事件，這次事件其實觸動了很多香港市民的神經。

所以，在鄧桂思事件後，其實令很多市民主動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從捐贈名單中剔除。

政府和醫管局在多年前已決定在香港只保存一個肝臟移植中心，這直接造成我們今天看到的肝臟移植所面對的困難。

有否足夠願意承擔工作壓力如此大的人手？

所以，政府或醫管局最大的責任，是如何確保有足夠具經驗的人員進行這類手術。很可惜，由多年前決定只保存一個捐贈中心至今，我們從沒有看到政府或醫管局願意檢討這項機制。

因為如果現在要進行這方面的手術，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在港島區的瑪麗醫院進行；如果不是在港島區或該醫院工作的人，其實是沒有機會進行有關手術的。這跟全球的發展有很大不同，很多重要城市也不會只有1隊移植隊伍。舉例而言，香港數間主要醫院均有腎臟移植的專家，那為何在肝臟移植方面只有1隊醫療人員呢？可能政府這樣做是"貪方便"，即既然香港大學願意承擔這個責任，那便不再在這方面工作，只倚靠香港大學處理，它成功與否也不會太關心。從來也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會這樣做，所有負責任的政府也知道，器官捐贈並非個別醫院、個別大學或某機構，例如醫管局的責任。器官捐贈的責任應由政府承擔，因為每年在等候器官移植期間失去生命的人相當多。每年有接近2,000名腎病病人正在輪候腎臟移植，而平均的輪候時間是51個月，這是平均數字，即是說很多病人已輪候了超過5年。而在肝臟移植方面，情況亦並不理想，根據2015年的最新數字顯示，有89名病人，平均的輪候時間是43個月；而心臟和肺移植的輪候時間亦高達16個月和15個月。我們試試做比較，我們一直引用的西班牙作例子，當地等待腎臟移植的病人只需要輪候15至18個月；等待肝臟移植的病人只需輪候4至5個月；等待心臟移植的病人是輪候3個月；而等待肺部移植的病人輪候時間是5至6個月。

眾所周知，在香港大學的移植隊伍，盧寵茂教授身兼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總監，大家也知道他的工作相當繁忙。

所以，政府責無旁貸，必須做這工作。

至於政府在器官移植上投入了多少資源，我們也看不到政府有適當的投入。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在通過《條例草案》之餘，也必須重新檢討現時器官捐贈方面不濟的地方，包括需要成立一個中央統籌處或行政的平台，讓這些不同醫院、不同器官捐贈的情況得以理順。第二，政府需要增加現時極之不足夠的處理器官捐贈的人員，包括增設有關器官移植的主任，他們通常是一些資深的護士，或進行手術的醫生，以處理手術前的事務。

因為如果沒有資源投入，沒有提供足夠支援，包括推廣器官捐贈、如何做好登記或令捐贈者家人同意等所有工夫，也都是枉費的。我希望政府在通過《條例草案》後，能夠交出功課，令到香港的器官移植情況得以改善。

代理主席，我當然會支持《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我並沒有參與該法案委員會，剛才聽到多位同事發言，大家均明白並希望可藉着本《條例草案》鼓勵及促進器官移植，幫助更多人，亦可避免或杜絕有人透過威迫利誘來買賣器官的情況，我全都贊成。代理主席，我發言只是為了一個原因而已，便是我剛才聽到陳志全議員提到今次《條例草案》觸及配偶定義的問題。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明確意見，便是香港合法的婚姻是指一男一女的婚姻，這亦是法律上我們唯一承認的合法婚姻。我亦想再三強調，在往後執行這項《條例草案》時，我希望政府當局能明確清晰告知市民大眾，香港的合法婚姻就是指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婚姻制度。我亦不希望因為這項《條例草案》的安排而致製造任何機會，讓公眾有誤以為我們的婚姻制度有任何改變，這是我希望能明確指出的觀點。

我只是向政府提出建議，希望政府將來在執行這項《條例草案》時，也能夠明白這觀點，參照《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做法，千萬不要讓市民誤會政府是承認任何一男一女婚姻制度以外的婚姻制度。

我真的希望政府能夠明確聽到我們這方面的意見。

主席，謹此陳辭。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辯。

主席，食物及衞生局於今年5月向立法會提交《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建議修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容許以配對或匯集形式進行的器官捐贈安排在香港進行。當局早前已就有關的建議諮詢醫療專業人員和病人組織、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和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各方均表示支持建議。我在此特別感謝提供意見及支持建議的團體和人士。負責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兩次會議，討論《條例草案》的條文及醫院管理局就腎臟配對捐贈先導計劃的實際操作安排。所有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對修訂都表示支持。我非常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陳沛然議員及其他委員的努力，令審議工作順利完成。如果我們看《條例草案》的背景，活體器官捐贈可增加器官供應，為正在等候遺體捐贈器官移植的病人提供多一個選擇。但在某些個案中，等候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雖已得到親人同意作活體器官捐贈，但該捐贈人卻因血型或組織類型不相容而不能捐出器官。配對捐贈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

在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下，捐贈人會捐出其器官給予不相識的人，以換取其屬意的受贈人，即《條例草案》所界定的"受益人"，獲得器官捐贈。由於《條例》現時並無對"引誘"作出定義，所以我們建議修訂法例。至於《條例草案》的詳情，《條例草案》的主要修訂是加入新訂的第5DA條，訂明捐贈人不會僅因其同意捐出器官予不相識的人，是由於其選擇的受益人可以透過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接受器官移植，而被視為在受引誘的情況下給予同意。

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委員提出了一些關注。我想在此講解一下委員主要關注的事項和政府的回應。配對或匯集器官捐贈安排的審批是議員其中一個關注的問題。《條例草案》沒有限制進行配對或匯集器官移植的處所。無論配對或匯集捐贈安排於醫管局或私家醫院進行，都必須預先向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提出申請，而委員會只會在信納擬進行的器官移植符合《條例》的規定，包括沒有涉及任何人體器官的商業交易，方會批准有關申請。

根據現時的目標，先導計劃會為期3年。醫管局會視乎實際情況安排足夠的人手應付配對器官捐贈安排，並會適時檢討有關機制並研究擴大計劃範圍，包括推行肝臟配對捐贈計劃。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醫管局將展開前期的籌備工作，包括舉辦交流會，向公眾簡報先導計劃的具體運作細節和邀請合資格的捐受者進行驗血配對的程序。一如現時器官移植手術的安排，醫管局會將捐贈者及受贈者的身份保密，並且在說明相關程序及手術風險時，解釋有關的法例要求。

醫管局亦會根據《條例》將所有擬作配對捐贈移植手術提交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審批。剛才有幾位議員發言時，提及到他們對於一些議題的關注或意見，我現在作簡單的回應。

當然推廣工作我們可以做更加多或更加好。

至於預設默許，剛才有幾位議員包括葛珮帆議員、陳志全議員和郭家麒議員都有提及這方面的意見。

未來我們應該多做宣傳教育，令到無意見或中立的人士支持，或提高對於器官捐贈的認同。

我們在1990年代進行的調查，發現約有五成受訪者反對於離世後捐出器官；但我們最近於2016-2017年度進行的調查，結果反映這問題大幅減至約一成。

人手不足或醫生的人手不足，尤其當情況出現在公營體系，是我們非常關心的問題。

進行器官移植以團隊的方式提供，所以不僅包括醫生或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亦有不同專科的同事參與，他們來自內科、深切治療部、麻醉科、外科和化驗室等，整個專業團隊都需要支持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肝臟移植團隊，瑪麗醫院於2003年成立全港唯一的肝臟移植中心。這安排除了方便統籌和進行手術外，亦有助負責人員累積經驗。醫管局會不時檢視服務的規劃和培訓安排，確保服務質素。主席，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幫助更多輪候器官移植的病人。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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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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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及3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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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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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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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處已書面通知議員，法律政策專員及許智峯議員根據《致命意外條例》各自提出一項擬議決議案，該兩項議案的內容完全相同。本會會就這兩項議案進行合併辯論。合併辯論完畢後，本會會表決法律政策專員的議案。不論法律政策專員的議案是否獲得通過，許智峯議員均不可動議他的議案。合併辯論現在開始，有意就這兩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會先請法律政策專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然後請許智峯議員發言。

主席，我謹動議通過議程附錄1所印載的決議。這項決議旨在把《致命意外條例》第43條訂明的親屬喪亡之痛損害賠償法定款額增至22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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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條例》提出的訴訟，可申索包括第43條所訂明的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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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自制定以來，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曾在1991年及1997年調整，現時，款額訂為15萬元。政府曾在2000年檢討款額，在考慮1997年至2000年期間，消費物價指數下跌及其他因素後，認為當時並沒有理據調高款額，並把檢討結果告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累積通脹率整體下降的趨勢曾一度維持，而參照每年3月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該指數在2010年3月才回復到1997年的水平。2014年年中，政府開始檢討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參考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累積通脹，建議把款額增加至19萬元。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回應諮詢時提出反建議，指擬議增幅不僅應考慮通脹，亦應考慮"本港不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其後，律政司就能否和如何客觀地量化"本港不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諮詢政府統計處及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得出的結論是，一個經濟體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可涵蓋很多不同範疇，包括但不限於人口增長與結構、公共衞生、房屋、社會福利、罪案、社會穩定、經濟增長、業務表現、通脹、就業收入和入息。因此，沒有單一指標可概括顯示不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律政司同時也研究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所採用的方法。

因此，政府認為，基於沒有客觀方法量化"本港不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在檢討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時，不宜把有關款額訂在高於通脹水平，以反映該等狀況。2018年5月，我們已就政府今天提出的議案，透過決議調高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至22萬元的建議，諮詢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決議亦獲得事務委員會委員、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和香港保險業聯會的支持。根據《條例》第45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亦於2018年6月18日討論該決議，會上所有出席的委員均表示支持。至於在今天的決議中的22萬元款額，是按1997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間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除了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間外，以每兩年檢討一次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的計算，並把估算所得兩年一次的調整額，逐一調高至最接近的5,000元整數從而得出。決議如獲通過，會在刊憲當天起生效，而所增加的款額亦寬鬆地涵蓋了由1997年3月至2018年3月的累積通脹。對於即將和日後進行的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檢討而言，參考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並根據通脹調整款額，是簡單和客觀的方法。在這基礎上，政府今後可參考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每兩年定期檢討一次，並在有需要時提出議案，決議調整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這項決議。

梁議員，聽完法律政策專員剛才的發言，我感到政府真是輕描淡寫，淡化自己的怠慢、隱藏自己的疏忽，對今次一再拖延修例完全沒有半點歉意，我稍後會一一列舉政府哪裏出錯、哪裏怠慢。首先，我希望解釋一下，為何我提出修訂《致命意外條例》第43條，將親屬喪亡之痛的法定賠償款額由15萬元增加至22萬元。今年年初，大埔公路發生雙層巴士翻側事故，造成19人死亡。

於是，我在今年3月提出擬議決議案，修訂有關賠償金額。我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是修訂《致命意外條例》第43條。根據現行條例，倘若某人死亡是由於錯誤作為、疏忽或過失引致，死者的受養人便可向原須對死者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提出親屬喪亡之痛的申索，以彌補他們喪失摯愛親人不能再與他們相處的傷痛。死者家屬可以根據法例提出索償，再由法庭判決是否有人須為錯誤而承擔疏忽或過失的責任。這項親屬喪亡之痛是法律改革委員會在1995年提交報告建議訂立的。關於賠償款額，當時已表明是一個頗為任意的決定，而委員會當時建議根據英國的定額賠償方式，將金額定為4萬元，同時建議制訂機制，日後在無須訂立新法例的情況下，也可以不時檢討和調整。

香港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有責任對失去至親的人作出最大的幫助和慰問。我們也知道，失去至親的傷痛，不能用金錢量度，並且難以計算。所以我在計算修訂金額時，也參考上一次，即1997年由當時何俊仁議員提出的方式，用當初的基數，再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來計算，由1997年至2017年的累積通脹為43.7%，得出215,550元，並調整至整數22萬元。

根據過往的法庭案例，親屬喪亡之痛的申索雖然只佔申索金額一個很小的部分，但往往已足夠為親屬支付殮葬費和律師費，對親屬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實質幫助。雖然22萬元不算多，但相信可為死者家屬經濟上帶來少許援助。《致命意外條例》已足足21年未有修訂賠償款額，我認為現時有迫切的需要作出檢討和修訂。因為盡快完成修訂，便可讓死者親屬申索時得到一個較高的金額，為他們帶來一些幫助。我在3月已經準備為提出今次的決議案召開記者會，發新聞稿，並致函相關機構，包括律政司、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相關的功能界別議員，包括保險界和法律界的議員，以及本會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請他們提出意見。我又在3月26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詢問各位委員是否有需要在事務委員會上進行討論，因為過往兩次檢討，均不曾在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我表示，如果委員不反對，我便會在立法會上提出擬議決議案，當時沒有委員表示反對或要求討論，包括律政司也沒有提出。所以，我在提出決議案之前，已經通知和諮詢政府和各個持份者。在同一天，我向立法會提出議案預告，以在5月9日的立法會大會提出擬議決議案。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當我提出擬議決議案後，政府立刻遊說我不要提出，而交由政府提出。我當然不同意，政府已拖延了21年，如果要做，我相信早已做了，如果我撤回議案，不知道政府又會拖到何時。其後，政府運用牽強的行政手段，阻撓我提出今次的擬議決議案。我接獲律政司給予秘書的建議，指我今次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有增加政府開支的效果，導致動用公帑開支，所以認為我的擬議決議案應被裁定為"不可提出"。雖然政府反對我今次提出的擬議決議案，認為會增加開支，但卻從未能提供官方數字，說明該條例所招致公帑開支的確實數字。而且，這項決議案的內容並無直接提出增加公帑開支，有關修訂只會造成間接性、非連續性及非常輕微的開支。

除政府作出阻撓外，最經典的是梁議員。

所以，我說最經典的便是你濫權，要"等埋律政司"，把我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擱下整整兩個月零6天才處理，其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所以，我認為這完全是梁君彥議員利用自己的權力來配合行政機關，把這項擬議決議案一再拖延。

連簡單的民生議題也要拖延數月。

然而，由1991年起，律政司沒有再就此議案提出修訂。不作調整的原因有很多，律政司剛提及政府曾經在2000年作檢討，但因為消費物價指數下跌及其他因素，所以沒有理據調高款額。然而，我們參考律政司5月提交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文件的附件，當中載列按1997年至2018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計算的賠償款額。

在2018年3月26日，於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你曾詢問委員是否需要討論你的立法建議。當時該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已表示同意討論你的有關建議，並會與政府當局商討時間安排。其後，政府當局建議該事務委員會於5月28日的會議上討論相關議題。在本年4月6日，我已書面向你指出，鑒於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已決定於5月28日討論有關的立法建議，因此按照既定機制，我決定待該事務委員會及之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完成有關討論後，才考慮你的擬議決議案可否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的函件已上載立法會網站，供公眾查閱。

我要求完成我的演辭。

主席，本人現以根據《致命意外條例》第45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作出報告。小組委員會共舉行了兩次會議，並已完成審議政府當局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委員支持將親屬喪亡之痛損害賠償法定款額由150,000元提高至220,000元，但對有關賠償款額自1997年以來從未作出調整，表示失望。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建議每兩年檢討一次檢討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以反映通脹趨勢，但認為當局應就賠償款額作出全面檢討，將其他因素納入考慮之列。部分委員關注有關的賠償額對致命意外肇事者的阻嚇力不足，以及未能反映家庭結構轉變對親屬喪亡之痛的影響，有委員因而認為應大幅增加賠償額。有委員關注獲承認可根據《致命意外條例》提出申索的受養人類別，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資料。就此，政府已向小組委員會作出回覆。小組委員會支持擬議決議案及不會提出任何修正案。委員察悉，許智峯議員表示他亦會就提高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動議決議案。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

當局這次將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提高至220,000元，其增幅主要是按累積通脹率計算。

我們認為，當局在就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進行全面檢討時，應考慮其他相關因素。

主席，我亦注意到，律師會已表示稍後將會就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的整體檢討發表書面意見，並提交律政司。

其實，在3月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委員已同意就討論修訂《致命意外條例》事宜作出相關的安排，並已訂於5月28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議程上進行討論，但可惜許智峯議員並沒有耐心等候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作出安排，反而搶先在較早前聲稱其本人定必會提出一項擬議決議案。

主席，我希望政府今次的擬議決議案能夠獲得通過，先將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提高至220,000元，但我必須再三強調，這絕對不是工作的終結，只是起步而已。政府承諾未來會每兩年檢討一次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我們對此表示歡迎。可是，我認為政府必須進行全面檢討，亦期望律政司真的會聆聽我們的意見，包括律師會將於稍後向其提交的書面意見。

主席，我發言支持根據《致命意外條例》動議的決議案。不過，我較為失望，因為整件事本來可以做得更好。我留意到，許智峯議員在今年2月至3月期間已搜集資料，翻查《條例》過往的歷史，以了解訂定致命意外賠償金額的準則，亦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了海外相關法例的金額及以往的比例，而絕非某些議員的評論般，是在政府表明會於3月討論後才進行的。

這些確實的證據顯示，許智峯議員在整件事上確實主動進行實在的工作，並非跟從政府。

所以，這真是很可笑的情況，亦是一種諷刺。當中所帶出最重要的問題是：人命何價呢？究竟一條性命值多少錢呢？這次修訂距離上一次修訂已有21年時間，把人命的價值由15萬元提升至22萬元。

當時的中國鐵道部最終賠償915,000元人民幣，折合近1,000,000港元，但大部分死者家屬皆不接受這個賠償金額。基本上是難以計算的。

我認為，現時根據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作出調整的做法，絕對無法反映死者家庭所受的痛苦。

雖然我們一直說人命無價，但最低限度政府應對因交通意外，以及特別是工業意外喪失的人命作出賠償。香港正進行多項龐大基建項目，已令數以十計的家庭喪失家庭成員。

根據有關賠償安排，他們只獲得15萬元或22萬元，基本上不足以應付一個家庭成員一年的開支。

很多工業意外源於承建商或勞工處監管不足，因此政府修訂法例，給予有關家庭受益人一個新的賠償額，其實只是補償罪過。多宗意外發生，正如大家在多次立法會的討論中已說明，是由於政府執行法例失職及過分包容甚或包庇商人，特別是大型承建商。

我認為，政府在1986年、1991年、1997年，及至最離譜的21年後的今天，才訂出新金額，是律政司......

我沒有看過他們的回應，但我相信，如果政府有心做好此事，便會在2014年年中當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有初步回應時積極討論，而並非一直等待許智峯議員在今年年初提出擬議決議案時才急就章處理。這正正顯示出律政司人員疏懶及欠缺水平。

計算的過程須包括人口增長、醫療開支、房屋開支、社會福利等，並清晰交代，而並非一如律政司司長在本會發言時所說般，由於這些不同的因素相當複雜，包括公共衞生、房屋等，所以倒不如不要計算在內。從她這種疏懶及"大懶蟲"的態度判斷，我們難以相信她在未來會交出通盤回應。至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當然有個別例子有所不同，而政府當然提出一些切合自己的國家作為例子，包括英格蘭、威爾斯、加拿大等。

這些原先可以避免的事情、政府認為不必要的法律行為，正正是由政府助長的，此其一。第二，如果訴諸法律程序，審訊過程其實會將家庭所承受的傷痛再次在法庭上揭示出來。

我謹此陳辭，希望決議案獲得通過後，政府可以向社會及立法會給予正式回應，檢討整體撥款和計算方法。

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根據《致命意外條例》動議的兩項擬議決議案。

所以，我在此特別多謝許智峯議員，如果不是他的努力，我相信直至今天，也不會出現這項修訂。我剛才聽到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資深大律師解釋，自從1986年制定條例後，在1991年和1997年曾經進行調整，及後在2000年檢討時，發覺當時出現通縮情況，如果要調整款額，金額水平甚至可能要下降。專員又表示，在2014年曾經進行檢討，發覺款額可以上調至19萬元，不過，經諮詢兩個律師的專業團體，它們建議一併考慮"本港不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而經諮詢清楚政府統計處和政府經濟顧問之後，發現難以客觀地量化，於是又擱置了調整款額。但是，當年只是2014年，到了今天，已過了4年，如果政府當時經諮詢內部部門或當時作出的政治判斷，認為要加入這個新元素，即因應"本港不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而調整金額，之後又認為沒有需要，其實也不用等4年的。所以，我認為如果不是許智峯議員提出這項擬議決議案，其實政府是不會有行動的。當然，我也留意到許智峯議員提出這項擬議決議案，部分是因為今年2月在大埔發生雙層巴士翻側意外，造成19人不幸身亡，他發現這些死亡個案需要引用《致命意外條例》，而且正正因為九巴的歷史原因，不用購買保險，並且得到豁免，以致死者家屬可能要引用該條例。所以，我認為包括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這兩個律師團體在2014年的建議也有一定的道理。當社會進步，經濟已經達到國際級的水平，而我們的人命要量化成一個賠償價值和金額時，使用這個我認為是相對低的水平——即使今天的擬議決議案獲通過之後，賠償金額也只是22萬元，當時更只有15萬元——其實政府也有需要予以認真考慮。

除了根據過往的做法，參考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每兩年提高一次賠償金額之外，是否應該可以有一個額外金額，令我們的賠償金額能夠貼近現時的經濟和社會水平？

但是，我也希望政府當局考慮兩個律師團體當時的建議。在今年4月份，當許智峯議員表示將會提出這項擬議決議案時，政府向立法會表示這項擬議決議案會引致公帑的支出，因此認為不適宜在立法會提出。當然，這是有關抵觸《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該條訂明議員提出的法律草案不能夠涉及公帑的開支。這點亦證明，其實政府根本無意這樣做，甚至阻撓議員使用根據《致命意外條例》本身，容許議員通過擬議決議案而提出修訂賠償金額的權力。所以，我對政府這種做法表示遺憾。我明白，議員提出的修訂，無論是以決議案或法案形式提出，一般都需要諮詢相關的事務委員會，而事實上，相關事務委員會亦已經討論及處理。但是，在整個過程中，我感覺到政府不配合，更嘗試阻撓。

所以，我希望政府檢討，當議員提出一些合理的法例修訂建議時，當局不應該用一種"敵我"的心態來處理，而是應該考慮修訂建議本身內容的優劣。如果是值得做的，便應該盡快去做，應該直接與相關議員有良好及正面的溝通。主席，我們也知道，傳統上，政府一直不會容許立法會議員提出一些真正對公共政策有影響力的私人法案；即使議員提出，如果政府接納，往往便由政府提出。我們多年來多次看到這些過程，例如政府最初提出一項法案，在經過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磋商時，議員或民間提出一些意見而政府接納，但最後往往便由政府提出相關修正案。如果議員堅持提出修正案，政府可能會說這樣便拉倒。這種威權、為了維護面子的做法，我是極不鼓勵的，我也覺得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所以，今天許智峯議員堅持提出相同的議案，我表示支持，亦明白當中的背景。我希望即使今天所有議員都支持這項議案，政府也應該就我剛才所說的範圍，作出深切反省及檢討。

我無意再與主席"玩泥漿摔角"，我請你不要再打斷我的發言，並尊重《議事規則》的規定。

但是，最令我失望、最令我不耻的是，律政司對於我提出這項擬議決議案極有敵意，更嘗試說服我不要提出這項決議案，而讓政府提出。

他還指我提出與政府一模一樣的擬議決議案，但諷刺的是，政府是在我之後才提出一項無論在計算方式、金額和行文用字均一樣的擬議決議案。我重申，我不怕政府抄襲，也不怕政府搶功勞，我只是怕政府慢。所以，我在此要重現由3月開始發生的程序。

但我問政府盡快的意思是何時？

你有你的邏輯，你不要打斷，但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濫權，是一種等待律政司的做事手法。這也不要緊，我只希望公眾理解，我今天仍然堅持提出這項擬議決議案，是要作政治表態，告訴香港市民政府今次真的"漏招"，是怠慢了，我實際上是替政府"補底"，因為我不知道律政司會否隨時基於甚麼原因撤回擬議決議案。

我今次發言及提出擬議決議案，是有雙重意義的。最後，我想提出一點，亦有很多議員提到，就是今次的修訂由15萬元增加至22萬元，當中只增加7萬元，在修訂生效後也只是22萬元。

政府在2014年曾進行檢討，當時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也有提出這意見，而我與其他委員在小組委員會上亦提出不應該只考慮通脹，亦要考慮本港不斷轉變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許智峯議員，主席是依照其主持會議的權力發言。

各位議員，就我如何處理許議員的擬議決議案，我在兩次書面回覆許議員時，已詳細載述有關事實及理據。這些信件已於今年4月27日及6月8日發出，並上載立法會網站。我希望議員尊重事實及立法會的既定機制。許議員，我亦請你注意，以往當政府接納議員的立法建議並承諾提出有關議案後，議員不會亦無必要另行提出內容完全相同的議案。

主席，我樂見和感謝不同的議員對決議案所表達的支持。對於議員提出的看法，我會扼要但不逐點回應。我在首次發言時也提到，諮詢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是重要的，亦是審慎和嚴謹的做法，而由政府提出決議案的決定是正確的，亦獲得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和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的支持。再者，增加的幅度亦能夠客觀地量化，而且是寬鬆的。正如我在較早前的發言中提到，今次的決議案目的是參考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將《致命意外條例》第43條訂明的親屬喪亡之痛賠償款額增至22萬港元。政府今後亦會參考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每兩年定期檢討一次，並在有需要時提出議案，調整該賠償的款額。至於通脹以外的考慮，律政司歡迎及樂意考慮稍後香港律師會或其他持份者將會提出的意見。同時，希望大家明白，在致命意外索償時，申索人在親屬喪亡之痛的損害外，亦包括其他賠償的項目，例如殯殮費、受養損失及累積財富的損失。至於議員提出的其他關注，大部分則超出本議案的範圍。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我請黃定光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本人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以本人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擬備報告，以向內務委員會詳細匯報其審議工作，委員同意由本人動議一項議案，將此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下一會期的首次立法會會議。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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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42條，就《2018年證券及期貨規則》動議的兩項擬議決議案。涂謹申議員會動議兩項議案：第一項議案旨在廢除這項規則；第二項議案旨在修訂這項規則的生效日期。本會會合併辯論這兩項議案。我會先請涂謹申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第一項議案。合併辯論完畢後，本會會先表決涂謹申議員的第一項議案。若涂謹申議員的第一項議案獲得通過，他便不可動議他的第二項議案。合併辯論現在開始。

主席，這項議案是關於《2018年證券及期貨規則》，和專業投資者有關，但何謂"專業投資者"呢？

根據現行《規則》，政府以資產作為第一重保障，訂定了"專業投資者"的定義。就個人而言，其投資組合須擁有最少800萬元，而這800萬元並不包括任何物業。若不是個人而是公司，大家首先須記得所謂公司，並不一定是指專業的機構投資者，可以是夫婦開設的有限公司，用以購入商鋪作醫務所，繼而購買物業單位、汽車，當然也可透過這類法團、公司進行投資。這實際上並不是我們所說的專業的機構投資者，但只要一個法團或公司的總資產達到4,000萬元，便已達到專業投資者的第一個門檻，而這個定義之下的法團資產是包括物業的。請大家記住，這是在2011年制訂的規定。

在審議過程中，很多包括不同黨派和政治光譜的同事均認為政府要思考這問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第一項議案，予以通過。

根據現行《規則》，一個個人如擁有不少於800萬元的投資組合，又或一個法團如擁有不少於4,000萬元的總資產，或不少於800萬元的投資組合，均可被視作專業投資者。在專業投資者制度下，中介人向專業投資者提供服務時，或可無須遵從《條例》對中介人施加的若干規定。然而，我們必須強調，即使客戶為專業投資者，中介人仍須遵守"認識你的客戶"及合適性等規定，當中包括要考慮客戶的投資目標、投資期、投資知識與經驗、風險承受能力及財政狀況等，以評估所推介產品的特點及風險是否適合該客戶。

再者，廢除《修訂規則》並不會改變現有的資產額水平。

《修訂規則》的目的是更新《證券及期貨規則》，加入過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因應個別中介人的要求所作出的約40項修改，將相關修改適用於所有中介人，確保《規則》應用的一致性，並為所有中介人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相關修改旨在擴大將被視為專業投資者的個人及法團的類別，以及擴大在確定某個人或法團是否專業投資者時可予考慮的紀錄的種類。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舉行了3次會議，就以下事宜進行討論：a確定個人或法團是否符合資格成為專業投資者的準則；b控股公司及他們的附屬公司在何等情況下符合專業投資者的資格；c專業投資者及非專業投資者的投資產品選擇；及d針對專業投資者及非專業投資者的保障措施。鑒於近年物業價格急升，部分委員關注到，現行《規則》下就專業投資者總值限額的規定，即個人專業投資者的800萬元投資組合門檻，以及法團專業投資者的800萬元投資組合或4,000萬元總資產水平過低，會令不少缺乏投資經驗及對較複雜的投資產品沒有認識的一般投資者被納入成為專業投資者，增加他們的投資風險。委員認為有關總值限額已設定超過10年，政府及證監會應盡快檢討並調高有關限額，以確保水平能跟上市場變化。有委員則建議證監會加強投資者教育，以加深公眾對成為專業投資者後可享有的權利及需要承擔的風險的認識。此外，有委員認為在釐定個人專業投資者資格方面，應同時考慮其投資經驗及對不同投資產品的認識，使有深厚知識及豐富投資經驗的投資者，即使其投資組合未達到800萬元，亦可獲得專業投資者的資格。亦有委員建議證監會加強對投資產品的批核工作，包括按投資產品的風險水平作出評級，以及就有關產品是否適合不同的投資者提供意見，藉以提高對投資者的保障。證監會指出，總值限額的測試是一個簡單易明的方法，以評估某個人或法團是否符合專業投資者的資格。中介人仍須透過執行"認識你的客戶"程序，以確定其客戶的專業投資者資格。中介人在向專業投資者提供服務時，亦應進行盡職審查及須遵從合適性規定，運用其專業判斷能力，顧及客戶的相關情況，如客戶的投資目標、投資期、投資知識與經驗、風險承受能力及財政狀況等，以評估他們推介的產品是否適合該客戶。就委員對檢討《規則》下的總值限額水平，以及保障專業投資者及非專業投資者的措施的意見，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表示會積極研究，但由於任何對現有制度的改變均會對投資者及行業運作造成影響，必須先經過全面考慮及適當諮詢才可提出。考慮到《修訂規則》旨在標準化證監會過去就個別中介人批出的修改，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認為應先實施修訂建議。鑒於在小組委員會審議期間，政府當局及證監會未能就檢討專業投資者制度下的總值限額一事作出清晰承諾及提供時間表，涂謹申議員表示他會動議擬議決議案，以廢除《修訂規則》。政府當局其後於2018年6月29日致函小組委員會，表示證監會將於2019年就專業投資者制度下的總值限額水平展開檢討。有關函件已於同日發給所有委員及其他議員參閱。就《修訂規則》中建議，如一家控股公司全資擁有另一家已達到4,000萬元資產總值限額的子公司，該控股公司亦會符合資格成為專業投資者的規定，有委員關注到，由於控股公司股東未必知悉公司會根據《修訂規則》成為專業投資者，有關建議會為控股公司的股東帶來風險。此外，委員亦詢問控股公司的股東可以如何得悉該公司符合資格成為專業投資者，以及中介人如何確認控股公司的股東已知悉該公司成為專業投資者。證監會解釋，由於控股公司對其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的資產或投資組合擁有控制權，一家控股公司如全資擁有另一家已達到相關總值限額的法團，該控股公司應被視為已達到相關總值限額，而符合資格成為專業投資者。證監會會提醒法團董事或股東應檢討其企業管治架構，以確保當法團根據《修訂規則》而符合資格成為專業投資者時，其股東會知道可能對他們帶來的影響。證監會亦會發出新聞稿，提醒公眾有關修改。此外，證監會會發出通函，要求中介人在向法團專業投資者提供服務前，須得到控股公司的授權人員確認，該控股公司的股東已獲知會法團已成為專業投資者。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個人對《修訂規則》的意見。

今次的修訂究竟所為何事？

簡單而言是這樣，今天我們只是正式將之明文化，標準化，寫清楚，提供一些確定性，謹此而已。

代理主席，事實上，關於個人投資者800萬元的門檻，大家很容易明白，是指現金或個人投資組合，當然我們也有疑問，保險是否計算在內，因為市面上有很多保險單也有投資成分。不過，政府已經回答我們，保險並不包括在內，物業也是不包括在內的，所以這個要說清楚。

當然我也聽到涂謹申議員給予很多寶貴意見，他這方面的意見與蔣麗芸議員的意見相信是一樣的，特別是關於專業投資者和非專業投資者的保障措施。我也在會議上明確指出，證監會應該多採取主動，加強對於各種投資產品的審批，特別是要保障非專業投資者。

我相信這是政府回應蔣麗芸議員、涂謹申議員或其他委員的要求，我相信這個檢討也是大家希望見到的。

至於涂謹申議員的兩項修正案，包括廢除這項《修訂規則》和將其生效日期延遲兩年，我有以下看法：坦白說，正如我所說，即使今天沒有《修訂規則》，其實過去的做法會繼續進行，不過這次修訂可以將做法明文化、標準化，而標準化有其好處。

我主要想指出，最近的市場確實較為波動，不是一直上升，特朗普又展開中美貿易戰。

所以，我請大家注意這方面的影響。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的《修訂規則》，不支持涂謹申議員提出的兩項議案，原因剛才我亦清楚表明。

另一假設例子是某市民手握700萬元的流動資產，以及可能有超過50年的投資經驗，然而，即使他想成為"專業投資者"，卻仍不可能。所以，這些問題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究竟有關的定義是否需要再作出微調。但是，未完成相關檢討，是否代表立法會應否決這項條文的修訂呢？

如果這次就條文的修訂被否決，即意味現時市場上不同中介人使用不同定義的情況會持續。這是否大家想看到的情況呢？我希望大家自行判斷。在審議的過程中，有委員提出，法團的母公司會被自動納入為專業投資者的做法，即如果子公司屬專業投資者，則母公司會自動成為專業投資者，會構成一定的風險，政府應設立確認手續。政府當局從善如流，立即引入適當的程序，所以，我想藉此機會讚賞參與修訂條文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證監會的同事。其實，今次修訂的條文內容不算複雜，但他們仍對市場參與者進行諮詢，事先亦花了大量時間向立法會議員逐一解釋和介紹。是次擬議決議案提出的修訂，只因就重檢專業投資者資產門檻方面，大家未能達到共識，所以，我個人並不同意其修訂或延後修訂的生效日期。此外，我亦想在此表明，我不同意部分委員在會上提出的觀點。他們認為如果該門檻不變，即代表中介人會利用有關的便利，胡亂向投資者銷售產品。實際上，我當時已立即指出，專業投資者的界線只是說明投資者具有相對較好的承擔能力，而成為專業投資者只是有較大的自由度選擇投資產品而已。自雷曼事件後，監管機構聯同中介人引進了很多措施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包括中介人需要了解投資者的風險偏好，需要對所有產品進行仔細的評級，需要做好投資者與產品的合適性評估，而合適性評估的要求更於去年6月開始成為——我是代表銀行界——銀行與客戶開設戶口時的條文，具有法律效力。銀行亦需要有進行交易的詳細紀錄，例如錄音，又需要披露中介人的佣金。而銷售人員的考核中，也包括其合規情況等。投資者的保障措施已與往日大為不同。專業投資者的劃界是我們今次討論的重點，它只是關於以一條線來決定可否授予某些人一個資格，故此，我們無須假設授予資格給某位投資者後，該投資者一定會被誤導。部分議員擔心，類似雷曼事件的情況可能會發生在專業投資者身上，或有人會因被誤導而成為專業投資者。我不敢說這些情況今後絕不會發生，但是，為了避免這些風險——正如我在小組委員會上向政府當局多番強調——有關當局一定要做好宣傳和教育工作，令公眾知悉和了解，當他們具備專業投資者的資產門檻時，雖享有更多的產品選擇權利，但同時要意識到自己需承擔不同風險，須自行作出正確選擇。這便是我在小組委員會表達的看法，今天我想重申這點，讓在席各位同事知道。

投資組合超過800萬元，或者資產總值不少於4,000萬元這個門檻沒有改變。最主要改變的是對公司的規定，例如以前當公司的唯一經營業務是投資，它才可以成為專業投資者，而現在《規則》改動後，只要公司其中一個主要業務是投資，便可以成為專業投資者。當然，公司也要符合其他有關投資金額的門檻。

我就有一個最基本的質疑，就是按《規則》，我們叫某些人做專業投資者，其實對他們來說，這是否一種burden，是一種額外風險？周浩鼎議員剛才也解釋過，當某人成為專業投資者，中介人便可以向他主要銷售一些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不用認可的投資產品，包括一些複雜的衍生產品，一些並未獲認可的債券等。如果你以投資金額、資產總值來衡量一個人能否承受這些風險，其實完全不科學。當然，證監會發出這個《規則》之餘，亦發出了其他指引，要求中介人必須考慮投資者的投資經驗、學識水平，以及承受風險的能力，才售賣一些高風險產品。當然，客觀來說，如果我的客人是一位專業投資者，很可能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我可以售賣一些高風險產品給這客人。

代理主席，我不知道你數年前有沒有看過一齣電影"奪命金"，此電影由盧海鵬和蘇杏璇主演。電影中，蘇杏璇是一位受害者，其中一幕是中介機構跟她做盡職審查，過程中有錄音，銀行中介人亦有詢問她的投資經驗。

當然，這並非唯一的方法，因為很多時候，中介人不會有太多時間做這麼詳細的風險分析，亦沒有機構可以就市場上所有未被證監會認可的產品，做這樣的風險評估，所以，這只是其中一個方法。我們要加強的是投資者教育。"專業投資者"並非一項權利，只是一個標籤，即這群人可以承受高一點的風險。所以，投資者不要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屬專業投資者便代表很有本事，這"專業投資者"資格只不過讓人有機會投資一些高風險，甚至可能會跌破底價的投資產品。就"專業投資者"資格方面，我認為證監會必須教育一般投資者，這不是一個專業資格，它只不過告訴你，有些人可能會向你銷售一些很高風險的產品，你最終可能賠本，甚至連本金也取不回。至於檢討這《規則》的工作，證監會雖然承諾於2019年進行檢討，但檢討的方向、檢討的範疇，資料仍然欠奉。

對於涂謹申議員的兩項修訂，雖然我原則上、實際上都覺得可以考慮，但我決定就這項決議案投棄權票。因為實際上，如果現在沒有這個改動是否好事呢？我覺得未必是好事。

實際上，現在還沒有一個折衷辦法，所以，我唯有對這項決議案投棄權票。

我當時立即想到，一般家庭若感到樓價頗高，又不知未來走勢如何，便可能會出售名下僅有的單位，令銀行存款剛好有801萬元，於是便可成為專業投資者。

第一是評估投資者的承受力，這一點相當重要；第二是評估產品本身的風險。

若把法律公告廢除，我認為以目前而言，將對擴闊法團作為專業投資者的定義，又或增加作為專業投資者的法團的營商靈活性並無好處。所以，我支持政府的修訂，反對涂謹申議員提出的廢除法律公告的議案。

對於有議員提到為何不可以在現階段立即修訂資產額水平，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為，任何對現有制度的改變，包括將現有資產額水平提高或修改，均會對投資者及業界的運作帶來相當影響。我們今次提交立法會審議的《2018年證券及期貨規則》，旨在把證監會過去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34條就個別中介人批出的修改進行標準化，以及把這些修改納入《證券及期貨規則》。因此，證監會於去年進行的公眾諮詢及隨後於今年5月所發表的諮詢總結，正是針對把此等修改進行標準化的建議。就此，我們需要在經過全面考慮，以及適當諮詢與深入研究後，才有基礎就有關資產額水平提出意見。有見議員對資產額水平的關注，正如大家已聽到，政府已在6月29日向小組委員會主席作出回覆，交代證監會已承諾將會於2019年開展專業投資者制度下的資產額水平的檢討。而這個檢討及諮詢的過程均會非常透明，證監會不會拖延。我們也明白到有意見認為不應單單用資產額水平作為確定專業投資者身份的標準，剛才亦有議員提到，例如投資經驗及投資者的學歷或資格，亦應被納入專業投資者制度內。在2019年的檢討中，證監會將一如既往，歡迎市場及公眾就建議提出意見，並會全面考慮收到的意見。另外，有議員提到對於控股公司的股東的保障，根據《修訂規則》，某控股公司可以因其全資擁有的專業投資者子公司而成為專業投資者。證監會明白有意見認為，該控股公司的股東應獲得適當保障，例如當控股公司成為專業投資者時，股東是應該要獲得知會的。有見及此，證監會在今年5月的諮詢總結中，已提醒法團董事或股東應檢討其企業管治架構，以確保當法團根據《修訂規則》而符合資格成為專業投資者時，其股東已就所帶來的影響獲適當知會，並得悉對其的影響。當《修訂規則》於本周五生效時，證監會將發出新聞稿以提醒公眾，並會在這方面提供更多的投資者教育。另外，有見及議員的意見，證監會已進一步檢討有關情況。除剛才所述的措施外，證監會亦計劃於本周五，即《修訂規則》生效時，發出通函，要求中介人在提供服務前，需得到控股法團的授權人員的確認，以確保該控股法團的股東已獲得知會該法團已因全資擁有另一專業投資者子法團而成為專業投資者。主席，我們今次提交立法會審議的《修訂規則》，旨在標準化證監會過去根據《條例》第134條就個別中介人批出的修改，把這些修改納入《規則》中，以確保應用《規則》時的一致性，為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競爭及更加透明的環境。我們敦請議員反對這兩項決議案，支持《修訂規則》，讓《修訂規則》能盡早落實。

主席，聽罷這麼多位議員及局長的發言和論點，尤其是蔣麗芸議員剛才提到所謂建制派及反對派或民主派的看法，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相信問題並不關於建制派及民主派或反對派的立場，而是個別議員的看法，因為也沒有太多民主派議員發言。我作為議員20多年，對於經歷金融風暴而在本會提出相關法律修訂——尤其是"雷曼"一役——我感受甚深。

我希望同事明白這是心態的問題，是否出於真心、緊張。

我認為修訂大致是可以的，如果子公司是專業投資者，母公司就自動成為專業投資者，這與絕大多數市民無關。

有時候，母公司是家族公司，例如一位老頭子有若干房人，他是不會分配財產的。

大房的人也不是想虧蝕的，他不想害死整個家族，不過有人告訴他，而他的判斷亦認為這應該是合理的投資。
在我就涂謹申議員的第一項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各位，若涂謹申議員的第一項議案獲得通過，他便不可動議他的第二項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授權內務委員會根據《立法會條例》，命令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於本議案獲通過後的首個內會會議日期或之前，向我們出示中科興業有限公司、泛迅建築有限公司和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就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擴建工程質量問題，提交予港鐵公司的所有文件、相片、相關的會議紀錄、通訊紀錄，以及所有其他相關的文件和資料。主席，為甚麼我要再次提出有關沙中線的問題，要求根據《條例》賦予的權力來追查事件？大家也記得，早前鄭松泰議員和毛孟靜議員分別就相關的議題提出引用《條例》來調查事件，均遭立法會內以建制派為主的議員否決。在內會，建制派議員田北辰議員要求內會支持引用《條例》來調查紅磡站和土瓜灣站的施工質量問題，亦再次被否決。我今次提出引用《條例》，要求港鐵公司提交3間公司的相關資料和文件，主要是因為港鐵公司當時所進行的內部調查和公開的調查報告，居然將一個非常關鍵的公司代表——中科——的說法完全刪去，沒有在報告中披露。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令立法會和公眾無法全面了解中科指控的詳細內容。港鐵公司的報告內容，有很多根本是相關工程人員憶述的事件，這點對工程專業界別來說是匪夷所思的。港鐵公司經常強調自己非常專業、嚴謹地監督工程施工質量，但為何這麼重要的剪短鋼筋、造假的醜聞，居然要依靠港鐵公司前線人員憶述，而沒有白紙黑字的書面文件？主席，港鐵公司所謂的調查是非常荒謬的。大家知道中科是投訴人之一，但港鐵公司安排中科講述事件時，居然讓禮頓的代表律師來觀察。中科的代表投訴的是禮頓，而且有關的投訴不是牽涉簡單的工程爭議問題，而是指控對方工程造假，甚至牽涉刑事問題。

港鐵公司是否想中科無畏無懼地披露它所知的事實，讓港鐵公司調查？

在該次會面有兩名來自禮頓的代表以觀察身份在場，唯在會面中所取得的有關陳述，隨後禮頓強烈否認分判商在陳述中的言論。由於港鐵公司從沒有任何足以證實該等指控的文件或紀錄，因此港鐵公司現階段對這些指控是否可信或可靠，未能達成任何意見。

這是嚴重的指控，而該名投訴人在工程界，尤其是以做石屎的"大判"來說，是響噹噹的人物，這樣的人物居然膽敢具名指控在其上線的承建商，甚至指控港鐵公司負責工程的最高負責人黃唯銘有操守問題、有嚴重的監管問題、造假問題。投訴人具名地指控，我不敢說他的指控一定是事實或事實的全部，但最低限度他有名有姓、挺身而出地作出指控，他需要承擔很大的風險，誹謗的風險，如果他的指控是錯誤、失實的，日後他亦難以在工程界立足，並會摧毀他和香港最有權力、最大影響力的公司的關係。一個人勇於押上自己公司、自己的名聲出來作出指控，最低限度這個指控也值得詳細調查、了解。但是，港鐵公司居然將他指控的內容全部掩蓋，是否因為這些指控內容太難接受、太厲害，所以不敢公開這些指控？各位，現在起碼有中科挺身而出，令人有合理懷疑，認為事件有足夠的基本資料展開詳細調查，不論是刑事調查、在立法會展開調查，或由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作出調查。

立法會最起碼是否應該提出一個很謙卑的要求，要求港鐵公司提供這些公司的所有相關文件和資料？主席，港鐵公司至今也拒絕鑿開有問題的位置，把部分石屎作抽樣檢測，以了解今次鋼筋造假問題究竟有多嚴重。港鐵公司的理由是，他們已經有負載測試，但多位專業人士已指出，這些負載測試沒辦法了解鋼筋造假的確實情況。負載測試只能測試現在鋼筋的情況，難以估計10年、20年、30年後，鋼筋會惡化到甚麼地步，而月台設計的壽命是以120年計算的。

我今次提出用《條例》要求港鐵公司公開相關文件，是非常謙卑的要求，亦是立法會應盡的職權和責任。主席，香港的樂隊Beyond有一首名曲"長城"，是說六四事件內地政府如何掩飾真相。在2047年，可能我們會改編這首歌的歌詞為："遙遠的香港，無盡的車廂，還有遠古的破牆，前世的風光，後世的滄桑，無數鋼筋未被接壤，圍着老去的隧道，圍着事實的真相，圍着殘缺的報告，圍着操守與理想。"主席，我們不想再掩着耳朵、蒙着眼睛去掩埋事實的真相，一個如此重要的公共工程，沙中線和屯馬線的交接位，每天有數以十萬計的乘客會經過有關位置，為甚麼至今仍不敢面對事實的真相，找出今次鋼筋造假的問題究竟有多嚴重？為甚麼到了今天，這些公司、相關人士仍不敢出來面對公眾、面對立法會？究竟他們的黑暗面有多闊？究竟有多少鋼筋被剪短？究竟這個月台的壽命有多長？市民的生命絕對不可以用來開玩笑，究竟每天數以十萬計乘客的生命重要，還是個別人士或個別公司的名聲重要？我相信答案非常清楚。我呼籲在座所有建制派議員，將你們過去埋沒的良心拿出來，拿出你們的良知，支持我這項重要的議案。希望我們最低限度盡一分力為今次沙中線造假的問題出一分力，了解事實的真相。我謹此陳辭。

主席，沙田至中環線是一個全港策略性的鐵路項目，全長17公里，設有10個車站，由兩段組成，分別是"大圍至紅磡段"和"紅磡至金鐘段"。在"大圍至紅磡段"通車後，將連貫現時的馬鞍山線及西鐵線，為往來新界東及新界西的乘客提供更便捷而不用轉乘的鐵路服務。此外，"大圍至紅磡段"將會為顯徑、啟德、宋皇臺和土瓜灣等多個現時未能連接鐵路網絡的地區提供鐵路服務。預計在"大圍至紅磡段"通車後，會有超過兩成新界南行的東鐵乘客改用"大圍至紅磡段"前往九龍，紓緩現時東鐵線大圍至九龍塘段的負荷，減輕對其他路面交通服務的倚賴，改善道路交通擠塞問題。至於"紅磡至金鐘段"，通車後將會提高過海鐵路的載客能力，紓緩對紅磡海底隧道的負荷，以及對現有道路網絡的交通擠塞和廢氣排放有所紓緩。沙中線項目由政府全資擁有並以"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政府委託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以項目管理人的身份進行沙中線工程的設計、建造和試運行，並以"核實監督者"的方式監察和核證港鐵公司推展沙中線項目的工作。根據港鐵公司與政府簽訂的委託協議，港鐵公司須確保這些委託工程能達至一個專業而在合理的期望下應具有的技能和監督水平，包括須確保工程質量達到要求的標準。港鐵公司負責全面管理沙中線項目的設計及建造，而路政署一直透過三層監察制度的框架，並委聘了監察及核證顧問協助路政署全力監督港鐵公司的工作。當沙中線工程完成後，港鐵公司須向政府提交所需文件及竣工報告，包括測試報告和檢查紀錄，以供審核並確認。此外，在有關工程移交給政府前，路政署會聯同其監核顧問和相關政府部門參與港鐵公司的竣工前驗收工作。政府處理沙中線項目，一如其他鐵路項目，一直以來開誠布公。政府與港鐵公司自2014年6月起，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工程進度的季度報告，並出席小組委員會會議，回應議員的提問。以往在沙中線項目施工期間所遇上的問題，例如宋皇臺站發現古物、灣仔工地移交出現延後、灣仔北工地未能移除鋼管樁，以及紅磡站北面隧道的施工問題等，我們亦在季度報告中詳細匯報，讓議員和公眾知悉沙中線工程的進展和所面對的各項挑戰。政府在沙中線項目中，一直保持開放和透明的態度，開誠布公。沙中線項目擴建紅磡站的工程，是透過港鐵公司與禮頓建築有限公司所簽訂的第1112號合約進行。工程於2013年3月展開。港鐵公司作為項目管理人，有責任確保施工的質量符合委託協議的要求，並在施工期間確保承建商和分判商的施工符合標準。在一般情況下，港鐵公司須向路政署報告包括對工程進度、工程費用及安全有影響等的事情。此外，港鐵公司亦須就不同事故，例如導致有人受傷、引致公眾或傳媒關注等，因應事故嚴重程度向路政署通報。路政署與監核顧問會定期派員巡查沙中線項目的工地，一般每月巡查6至8個合約，而紅磡站的合約則每隔3個月進行視察。政府非常關注有關沙中線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牆及月台層板建造工程下的扎鐵工程。當傳媒在今年5月30日開始報道有關事件時，路政署便即日派員聯同其監核顧問到紅磡站工地進行實地視察。路政署署長亦於5月31日與港鐵公司高層人員會面，要求港鐵公司就事件提交報告。此外，港鐵公司同意盡快安排由獨立第三方專家進行負載測試，以驗證相關月台結構的承載能力，釋除公眾疑慮。就沙中線紅磡站的工程問題引起廣泛的公眾關注，在今年6月12日，行政長官宣布決定按照《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由夏正民法官擔任主席的調查委員會，就紅磡站事件進行獨立及全面的調查。而當路政署在6月15日收到港鐵公司提交事件的報告和相關資料時，認為事情或會涉及刑事成分，因此已將事件轉交警方跟進。同時，路政署於6月19日成立由路政署署長領導的工作小組，檢討政府對沙中線項目的監管機制及就短期及長期方面的改善措施提出建議，預計短期措施建議可於3個月左右制訂。另一方面，港鐵公司於6月21日宣布，董事局轄下的工程委員會，會在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系統下，對沙中線的管理過程和程序進行檢討。港鐵公司將委聘顧問協助工程委員會進行有關檢討工作。董事局亦已指示港鐵公司管理層即時對所有沙中線合約加強監察及督導。相信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7月10日指令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委任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調查委員會由夏正民法官擔任主席兼委員，以及由倫敦大學學院建築和基礎建設政策Prof Peter HANSFORD擔任委員。調查委員會的調查會聚焦在沙中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牆及月台層板建造工程所出現的問題，以實證為本，查明在紅磡站擴建部分進行指明的建造工程的事實和情況，亦須就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和監督制度、品質保證和品質控制制度、風險管理制度、工地施工監督和控制制度及程序、通報政府的制度、內部溝通及與各持份者溝通的制度和程序等各有關方面進行全面檢討。調查委員會亦會檢討政府的監察和規管機制的涵蓋範圍及該等機制是否完備，以及其執行情況。調查委員會會按調查所得結果，建議適當改善措施，以促進公眾安全和保證工程的質量。調查委員會將由其委任日期起計6個月內，或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准予的時間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主席，政府不支持林卓廷議員的議案。《立法會條例》於1985年制定，至今引用《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的次數少於10次，而每一次引用《條例》都有其必要性。當時的立法會認為必須引用《條例》才能監察政府、有效地傳召證人及向有關人士或機構索取資料，涉及的都是性質非常嚴重的事件，例如人命傷亡、重大經濟損失或公職人員的利益衝突。

首先，就是次事件，調查委員會將進行獨立、深入及全面的調查。可以預期，委員會會詳細檢視一切與事件相關的文件，當中相信會包括中科興業有限公司、泛迅建築有限公司和禮頓三方提交予港鐵公司的文件、相片、相關的紀錄和資料。與此同時，警方亦已展開調查工作，相信亦會覆蓋上述及其他相關的文件。再者，港鐵公司曾公開表示會全力配合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工作。

事實上，調查委員會的聆訊是公開的，屆時有關資料亦會披露在大眾面前。此外，議案所要求的資料，只是三方向港鐵公司提交的資料，並不包括三方沒有向港鐵公司提交的資料。相對調查委員會所得到的資料，議案要求的資料既不完整、也不全面，未必能幫助議員全面了解事情。如果提交的紀錄和資料有不清晰甚至有矛盾之處，中科、泛迅和禮頓甚或其他單位或人士便需作出澄清和回應，變相成為就該等紀錄和資料進行調查，不僅是架床疊屋，亦可能會令調查失去焦點，甚至會影響調查委員會及執法機構的調查工作，對還原事件的真相、解決問題及力求改善各方面沒有幫助。我們認為適合和穩妥的做法是讓獨立和法定的調查委員會釐清事實和作出日後改善的建議。主席，我謹此陳辭，呼籲議員反對議案。

局長的發言真的教人失笑，他再次把沙田至中環線醜聞的始末從頭再說一次，例如全長17公里及發現古蹟等。